主席，鑒於立法會及委員會過往發生"拉布"事件，以致委員會主席的選舉程序被拖延；而且某些議員行為極不檢點，並濫用程序干擾會議過程，以及第七屆立法會議員人數將會增加至90人，議事規則委員會於本年1月就《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展開檢討，以提升議事效能。為盡快完成檢討，議事規則委員會於本年度一共舉行了11次會議，並進行了6次諮詢，以就個別修訂建議徵詢議員意見。經審議及諮詢後，議事規則委員會就《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提出的全部4批修訂，合共18組建議均已獲內務委員會通過及立法會批准，當中若干修訂已於相關決議案刊憲當日起生效，其餘的修訂則將會由第七屆立法會開始當日起實施。整個檢討工作於10月正式完成。主席，這次檢討共修訂或新增31項《議事規則》的條文及21項《內務守則》的條文，涵蓋多個範疇，以下我只就重點修訂作簡單概述。主席，在立法會會議程序和議員在會議上的行為舉止方面，《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為立法會處理議案及議員在辯論中的發言設定時限，並訂定程序以處理主席認為屬濫用性質的規程問題。

由於來屆立法會議員人數會增加，為確保委員會的運作效率，委員會的委員組合及選舉正副主席的程序已作出修訂。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上限為20或15名委員；財務委員會及內會須各由不少於50名委員組成，議員可自行選擇加入。此外，這次的檢討工作亦對《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其他部分作出修訂，例如取消負責法案的議員或官員就法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與內會主席磋商的規定，以及不再容許議員在委員會會議上無經預告而動議議案以表達意見或立場等。主席，這次檢討範圍非常廣泛，並涉及複雜的程序，能夠在本年度完結前完成工作，我謹代表議事規則委員會感謝各位議員的意見及支持。

預計次輪約有118,000伙住戶受惠。

截至9月底，政府已向超過5萬個合資格的一般公屋申請住戶發放津貼。上述兩輪一次過生活津貼及為期3年的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的申請者在申請時均無需申報是否居於"不適切"的居所，因此我們並沒有相關的資料。二扶貧助弱是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各政策局及部門按其職權範圍推行合適的支援措施，並就不同措施制訂相關的申請資格，透過宣傳讓有需要的市民主動申領。政府的扶貧措施可有效率地向廣泛目標群組提供支援，政策局及部門根據適用的準則審批申請，安排公開透明。正如行政長官剛發表的施政報告所述，特區政府以只計算收入，不計算資產的相對貧窮概念和方法為香港制訂貧窮線，目的是借助定期的數據搜集和分析，以監察本地貧窮情況，並精準扶貧，提供所需的援助。去年年底公布的2019年貧窮人口數字，計及所有現金和公屋福利後，成功把貧窮人口大幅由政策介入前約149萬減至64萬，可見政策措施能發揮再分配功能，協助基層市民脫離貧困。除了質詢第一部分提及的兩項紓緩非居於公營房屋及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人士面對的困難而推行的措施外，關愛基金亦推出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政府亦在不同範疇下推出多項支援措施，照顧弱勢社群各方面的需要，相關的支援措施請參考附件。政府會繼續關注不同弱勢社群，包括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士的需要，制訂合適及到位的政策，向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亦會致力透過適當渠道及通過不同的機構及團體，提供更多相關的支援措施的資訊，以及協助他們申請援助。三積極覓地建屋是增加公營房屋供應的最根本方法。根據政府貫徹多管齊下的覓地造地方針，持續、多渠道、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這是有效的方法。經過數年不斷的努力，政府現已覓得350公頃土地，可興建約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足以滿足下一個十年期約301,000個單位的公營房屋需求。現屆政府5年任期內，預計公營房屋建造量可達到96,500個單位，較之前5年多3萬個單位。為達至上述10年的建屋量，政府各部門會全力推動相關工作和加強內部協調，致力依時完成所需的造地程序，如期將土地交付發展，並善用每幅公營房屋用地的發展潛力，以及盡力加快發展流程。在供應未到位之前，政府一直積極牽頭推動過渡性房屋發展，目的是透過善用短期閒置土地及建築物，為有迫切住屋需要的市民提供過渡居所，以紓緩居於不適切住屋並長時間輪候公屋的家庭面對的困難。

說到告別"劏房"的軟政策之一，如果政府進行統計，便可知道很多父母希望政府協助他們的子女真正向上流，包括為他們提供補習服務、協助他們自我增值以進入大學，讓他們將來可真真正正地告別"劏房"。在這方面，鼓勵接種疫苗的嘗試可說非常成功，因商界充分發揮了市場力量。

不過，在協助居於不適切居所以至"劏房"的住戶的過程中，的確有如梁議員剛才所說，需要結合社會的整體力量，包括商界、發展商、一些志願團體及有心人，他們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地出地，有心出心"。

我們在處理過渡性房屋以至"劏房"問題方面，必定會繼續努力。

主席，現屆政府非常重視教育。正如梁議員剛才提及，我們已曾多次和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推動學生全人發展的問題，目的是透過課內及課外學習的結合，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協助他們的個人成長。現時亦有一系列措施扶助弱勢和清貧學生，確保他們不會因為經濟條件問題而限制或影響了他們的學習。

例如在課後學習支援津貼方面，我們會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校本層次，其二是區本層次，藉以為有關的學生提供協助。一方面，學校可因應他們的學習需要，為他們組織一些小組輔導等活動或課後輔助活動。另一方面，在區本層次則可動員一些NGO即非政府機構。一同參與為這些學生提供支援。

就居住在不適切居所，即俗稱"劏房"的住戶，根據我們早前的統計約有3萬戶，其中約有一半正申請輪候公屋，另有一半並沒有申請輪候公屋。他們當然有其本身的理由，但在政府的未來扶貧策略方面，行政長官已在施政報告第123段有所論述，主要可分為4個方面。第一，我們會繼續以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等現金福利，協助有需要的長者脫貧。第二，我們會繼續發展經濟，提供培訓和再培訓，鼓勵就業，並以在職家庭津貼為較低收入在職住戶，特別是育有兒童的住戶，提供財政支援。第三，我們會全力加快興建公屋，因為扶貧委員會的研究已清楚顯示，低廉住所是扶貧工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把手。所以，我們會全力加快興建公屋、增建過渡性房屋，以及為輪候超過3年的合資格公屋申請戶提供現金津貼。第四，在共同承擔的原則下，我們會加強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功能。相關扶貧措施和所涉及的細節，我們已在附件有所論述。至於詳細的情況，如有需要，我們亦可請相關政策局提供予各議員。

關於"劏房"問題，除了增加房屋供應之外，"劏房"和"籠屋"其實也有業主，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月球人"，被動收入可觀。

我聽到官員表示已很努力增加房屋供應、增加土地、增加這樣那樣，但問題的源頭是"劏房"和"籠屋"業主不斷增加供應，加添對基層市民造成的壓力。從政府的角度，究竟應如何運用現有法例和執法手段，令我們信服當局有切實處理告別"劏房"的問題呢？
主席，首先，關於解決香港不適切居所甚或"劏房"的問題，我們在很多場合已清楚表明，最根本的方法是覓地建屋。我們現時已覓得350公頃土地，可興建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按未來10年的《長遠房屋策略》估算，下一個十年期的公營房屋需求是301,000個單位。所以，目前覓得的土地將足以應付未來10年的公營房屋需求。同時，如有留意今年施政報告提及的北部都會區，以至過往提及的中部水域填海工程，當可知道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先生已很清楚說明，有關的土地開拓工程完成後，將足以興建接近100萬個房屋單位，包括公私營單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當下香港島、九龍、新界的住屋單位總數是290多萬個，100萬個新建單位之數已高達現有房屋總數的三分之一。相信這個展望可讓香港擁有足夠土地興建充足房屋，讓香港市民居有所安。陳議員亦問及是否有政策指標，減少"劏房"數目的增加。相信大家也明白，"劏房"的出現除涉及居住問題，亦和貧富差距問題有關。

我們當然認為這不是理想情況，也不希望出現這問題，但在當下公營房屋緊絀和香港房屋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唯一的動力和必須全力推進的工作就是加快和加大公屋的供應量。

主席，我這項質詢其實很清楚是問政府，因應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的北部都會區未來發展的雄圖大計，政府有何新想法以培養或培訓人才，是問政府未來有何規劃。局長在剛才的答覆，洋洋灑灑以8分鐘提及他以前做過的事，以前取得的成績，並未就我提出的具體質詢作答。其實，現在我們需要了解，未來建設的北部都會區須融入大灣區，亦須配合整個國家的《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需求，所以我們對未來在人才方面的具體需求，包括數量、質量、行業等是要作出一個評估；如果未有評估，其實政府是否需要進行調研，然後制訂一個相應、有針對性的規劃呢？

主席，現時全世界也在爭奪人才，我們看到內地和周邊很多地方都會對一些特定的專才、優才和行業提供稅務或廠房優惠，甚至會幫他們尋找住屋，又會幫助他們的子女入讀國際學校等。可是，一直以來，香港也只是口講支持，但卻不干預。我看到政府最近也有一些改變，當然，我們提出了很多意見，提出政府應該向他們提供優惠，以及幫助他們在香港找尋廠房等。我想問局長，政府會否明確說出會提供稅務優惠呢？

主席，曾經有位青年人告訴我，對於香港發展高科技，他其實是不敢有任何幻想的。因為當年香港大力發展香港科學園時，他以為香港真的會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真正支持高科技企業、發展高科技的事業。可是，當他看到數碼港和香港科學園後，他發現這些也是地產項目，只是由政府提供土地和興建，再以較便宜的價錢出租。

主席，我想問局長，他是否了解到一個情況，現時很多大學的理科學系教授都向我們表示，他們未能收錄足夠有一定水平的本地理科人才。原因是在中學時，學生的根基真的沒有我們那年代的中學生打得這麼穩，用了大量時間修讀通識科。學生以前最少要修讀3科理科，例如物理、生物及化學；在轉制後，學生可以只修讀兩科，如果有選擇，學生都不會選3科理科。那些大學的理科系教授想我提出這個問題，現在好不容易沒有了那個叫作"通識科"的巨型怪獸，那麼如何可以配合中學的所謂"必修的教育"，令那些學生可以修讀某些科目，加厚他們的理科功底，扭轉過去15年重文輕理的情況？局長作為帶動創科的人才，如何與教育局好好商討，從中學開始處理呢？

主席，國務院已同意廣東、香港及澳門承辦2025年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香港政府表示，全運會是國家最高水平和規模最大的綜合性運動會，由粵港澳三地合辦意義重大，也有助提振香港體育發展。

主席，中國香港代表隊在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表現卓越，取得香港有史以來最好的1金、2銀和3銅成績；在東京殘疾人奧運會的賽事中全力以赴，取得2銀和3銅，成績有目共睹；亦在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取得2金和5銅，全港市民都引以為傲，成績令人鼓舞。

我們已公布多項有利於香港體育持續發展的措施，其中一項是加快興建香港體育學院的新設施大樓，爭取在2024年年中完成工程。新設施大樓的淨作業樓面面積約8,935平方米，將主要提供兩個新的訓練場地，以及擴大體適能、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的設施。有關主體工程的約9億9,000萬元撥款申請——多謝立法會——已經於今年10月8日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全國運動會每4年舉辦一次，是國家最高水平和規模最大的綜合性運動會。特區政府感謝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於今年8月26日公布同意廣東、香港、澳門承辦2025年第十五屆全運會。這是繼中國香港代表隊在東京奧運會及殘奧會的佳績後，一項提振香港體育發展的重大舉措。我們會全力以赴，與中央有關部委、廣東省及澳門特區政府緊密合作，根據中央堅持"簡約、安全、精彩"的辦賽要求，做好籌備2025年第十五屆全運會的工作。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啟德體育園佔地約28公頃，是香港歷來最大型的體育基建項目，將會提供現代化和多用途的體育和休閒設施，以提升香港的體育文化和運動風氣。啟德體育園的主場館以"東方之珠"為外觀設計概念，設有50,000個座位及可開合上蓋，其靈活的設計可供舉辦多種運動項目的賽事，如欖球和足球，也可舉行不同類型及規模的娛樂及公眾活動。另外，啟德體育園的室內體育館提供多用途場地，包括一個設有10,000個觀眾座位的主場及一個設有500個座位的副場，適合舉辦多種室內運動項目的賽事，如乒乓球、羽毛球、籃球、排球、手球、劍擊等。至於啟德體育園的公眾運動場，設有5,000個座位，適合進行多種運動項目，如田徑、欖球和足球。總括而言，落成後的啟德體育園適合舉辦不同類型的運動賽事及大型活動，包括第十五屆全運會的多個項目。此外，香港亦有其他場館，適合舉辦國際及區域性的運動賽事。二香港運動員在比賽取得卓越成績，有賴專業的訓練和支援團隊服務。隨着不少香港運動員躋身世界前列，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的支援更顯重要，除可讓運動員更有效進行訓練外，亦可協助運動員避免受傷，以及在比賽後盡快復原。我們會加快興建體院的新設施大樓，爭取在2024年年中完成工程。正如剛才提及，新的訓練場地將擴大體適能、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的設施。新設施大樓早日落成，可以進一步加強對運動員的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支援。這有助增加他們在奧運會、殘奧會、亞洲運動會、全運會或其他國際賽事等高水平大型運動會中爭取佳績。體院會確保在新設施大樓施工期間，不會影響運動員的訓練和備戰全運會及各項賽事。新設施大樓施工地盤與其他的建築物有一定的距離，體院會採用較靜音的施工技術以減低噪音及對環境的影響。待完成興建新大樓後，體院會將現有的體適能、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相關設施遷移到新大樓，才會展開翻新綜合體育館的工程，確保運動員使用以上的設施不受影響。翻新工程期間，體院會指令承建商，分隔翻新的地方及運作如常的地方，保護周邊的環境，確保訓練場地不受影響。三民政事務局與廣東省體育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體育局就2025年第十五屆全運會的籌備工作保持緊密聯繫。

主席，局長已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簡單臚列啟德體育園的設施，各方面設施的確令人感到興奮。

在建築物及消防安全方面，《建築物條例》規定，在短期租約或私人土地上進行建築工程，除非有關建築工程符合豁免審批工程的規定，或屬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指定的小型工程，否則須獲得屋宇署批准圖則及同意展開工程，方可進行有關工程。有關建築工程亦必須符合《建築物條例》及其相關附屬法例有關消防安全及結構安全等方面的設計和建造標準。此外，如有關營運需要申請土地文書或各類牌照，消防處亦會於土地文書或牌照內，施加有關設置消防裝置及設備、確保所有逃生途徑不受阻塞等條件。

有如一般的商業活動，現時各政府部門沒有特別規定此類跳蚤市場須就其業務運作購買保險，營運者可按業務性質及風險評估自行決定是否購買，以保障自己及其他人，以及確保能履行有關法律責任。二各部門根據既定機制執行相關許可或牌照下的要求及條件，包括定期巡查、按投訴或舉報作出跟進調查，如證實有違反任何規定，會採取執管行動，包括發出警告或發出相關指示要求糾正，視乎情況亦會考慮取消已發出的許可或牌照，若涉及觸犯刑事條例亦會考慮作出刑事檢控。

事實上，對於這類屬於臨時性質的商業經營，如果需要面對繁複及耗時甚久的審批程序，可能根本難以開展營運。而政府在考慮有關問題時，亦必須顧及規管不會過分窒礙這些小型商業經營活動的發展。

我只針對地政總署公開招標的場地。局長說政府無意改變現有規管制度，又說該些市場屬臨時性質，但是，小欖跳蚤市場這個case，是續租了三年又三年，總共21年。首次簽約時，各個部門都做足工作，提交了確認書，但再續約時，便似乎——似乎而已——沒有人理會，我認為這情況是有問題的。這場火災足足持續了5小時，消防處派出了3隊煙帽隊，動用6條喉灌救，並出動消防車和救護車共38架次。整個跳蚤市場都被燒毀，不幸中之大幸是沒有人命傷亡，所以社會對此似乎關注度不高。我今天代表小欖跳蚤市場的檔主，希望政府可以繼續批出這幅土地，讓有心人士繼續營運跳蚤市場。同時，我希望政府會按照我的建議，每次續約時都會跟首次簽約時一樣，做好所有巡查。我現在是向前看，不理以往的事情了，希望局長會有正面回應。

第二，自從2011年起，即是11年前——我相信田議員也關心消防方面的問題——其實我們在消防方面亦有新要求。有關的新承租人須在6個月內，就消防設備等方面，獲得消防處經審視及派人巡視現場後的批准才可以。

代理主席，全世界富有特色的跳蚤市場或市集，都是吸引旅客的"生招牌"。雖然在疫情下遊客人數大減，但本地人亦很喜歡間中前往這些跳蚤市場消閒、消費。在缺乏政府的積極支援下，這些跳蚤市場難以"做大"，例如，屯門小欖跳蚤市場雖然有青馬大橋等美麗景觀，但多年來卻因為佔地縮小及燒烤場結業等，無復當年的盛況。我想問政府會否擬訂政策，積極扶持一些特色市場，以增加它們的吸引力，並配合打造成休閒灣區的規劃？即使未有一個專門的文化旅遊政策局，政府最低限度亦可以支援市集檔販做好環境衞生及環境安全的工作，以及支援他們加強節日布置和氣氛，吸引本地消費者、刺激本地消費。同時，我亦希望政府能夠着手研究全盤的支援政策。政府會否考慮這樣做呢？
或者我說一說跳蚤市場的情況，而墟市政策方面，則請徐德義副局長簡單答覆。在跳蚤市場方面，政府主要是提供用地，但說到一般跳蚤市場為何會出現，我想舉一些例子讓廖議員知道。例如美孚有個農墟，天水圍亦有天秀墟，其實，這墟市當初所以會出現，是當時民政事務總署經諮詢相關部門後，認為社區有這個需要，所以，如果我們找到適當的土地作編配......因為跳蚤市場亦對土地有一定要求，它需要交通方便，對於車輛出入和面積規模方面也有一定要求。

當政策局或當區民政事務處看到有這些需要，並提出有關事宜時，我們盡量在處理土地上配合。

哪位官員可直接回應？

據我了解，東華三院不單為天秀墟的商戶提供場地那麼簡單，其實它還會舉辦一些交流活動或課程，讓經營這些場地攤檔的經營者能夠在商業方面做得更好。說回小欖跳蚤市場的情況，那基本上是純商業的運作，所以，政府的介入會比較少。
代理主席，其實小欖跳蚤市場算是香港現有的跳蚤市場中較為成功的一個。

當然，大多數人都希望政府能夠為這些跳蚤市場提供更多支援，令它們可以在有關地方於經濟方面幫到附近的居民。這本來就是應有的方向。如果政府對跳蚤市場有太多箝制，這對地區經濟發展的確會造成很大的阻礙。所以，我想問局長，除了一般有關土地的規例之外，是否還有一些剛才田北辰議員提及的消防方面的規例，或者其他規條？

代理主席，從黃局長剛才的主體答覆中，我完全體會到政府希望進一步推動地區消費和本土經濟，但代理主席，實際情況又如何呢？我們在外面經常會被不同持份者追問......手續繁複、需時長、以及難以得到部門支持推動政策，因為一定要找一些部門作政策的主體推動人。這點涉及我們在立法會內經常說的問題：政策安排如何能與時並進？就着這問題，我很希望向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醫生提出補充質詢。據我了解，現時若要在地區——不論地點是街市、墟市或某個地方——舉辦短期"益街坊"的團購活動，也需要過五關斬六將。當我們去到最前線的部門，我們便獲告知要先找政策支持，即使我們有"平靚正"的貨品供市民購買，我們也要想辦法做到。我想問徐副局長，就着這問題，究竟食物及衞生局是否有條件再進一步檢視現時的框框、"條條板板塊塊"？

代理主席，屯門小欖跳蚤市場不幸發生大火，這是一個不幸的意外。未來，讓其繼續在該處營運，推動地區經濟，我認為一定是需要的。我主要想問的，是關於主體答覆第三部分。

《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附篇》宣布，經考慮商界的意見及關注後，我們建議在政府財政承擔額大致不變和維持政府資助計劃年期的前提下，優化資助計劃，以便更聚焦支援中小微企，並更具針對性地協助僱主適應政策轉變。在優化資助計劃下，資助額的計算方式簡單易明，而且由於資助額將與僱主的專項儲蓄戶口結餘脫鈎，僱主可預先確定會獲得的資助金額。在取消"對沖"初期，我們會訂立偏低的"封頂"金額，讓僱主獲得較多資助，並有充裕的時間累積專項儲蓄戶口存款，為其長遠的遣散費/長服金支出作好準備。二香港年金有限公司一直積極推展有關終身年金的教育及宣傳工作，包括通過宣傳短片、不同類型展覽及講座，向目標群組推廣終身年金與長壽風險管理的概念，從而提高市民對年金產品的認識。此外，為鼓勵強積金計劃成員將累積的財富轉化成終身、保證及穩定的退休收入，香港年金公司於2021年7月推出強積金計劃成員保費折扣優惠，進一步鼓勵市民將強積金轉化成年金，為長者提供穩定收入。三強積金制度是本港多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的支柱之一，與其他支柱相輔相成，目前強積金總資產值已累積超過12,000億元。政府及積金局一直採取多方面措施優化強積金制度，當中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積金易"平台項目，旨在提高強積金計劃的運作效率及降低行政成本，同時為"全自由行"及其他新的措施及功能提供所需配套及創造有利條件。待"積金易"平台於2025年全面推行後，政府亦會落實為收入低於強積金計劃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的人士代供5%的強積金。政府與積金局會繼續探討增加強積金投資類別及回報的可行措施，鞏固強積金滾存增值的功能。針對越來越多計劃成員達至退休年齡，積金局已設立名為"投資解決方案實驗室"的安排，促進強積金業界提供嶄新的退休方案及開發能滿足計劃成員在提取權益階段投資需要的強積金產品，以增強對踏入退休階段的計劃成員的支援。行政長官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政府未來的扶貧策略主要會有4方面。其中，在共同承擔的原則下，政府會加強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功能。首要工作是在下一個立法年度修例落實取消"對沖"。此外，政府也會進一步探討如何更好鼓勵市民將強積金一筆過資產轉化成退休後定期可領取的年金，為長者提供穩定收入。公共年金運作至今約3年，現在是合適的時機啟動相關研究，我將會領導一個專責工作小組，由勞工及福利局聯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香港金融管理局、積金局及香港按揭證券公司等，就如何更好鼓勵市民將強積金資產轉化成年金展開研究，當中會蒐集並分析現存數據，並研究其他經濟體的同類經驗等。工作小組的目標是在現屆政府任期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提出適用於香港環境的各種可行方向，為各界持份者進行更深入討論提供基礎。
代理主席，一直以來，商界均原則上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同時爭取最大限度的優化方案。我很高興政府肯聆聽和吸納商界的建議，並作出相應的承擔，令大家暫時可以鬆一口氣。我的補充質詢是：如何展望未來？尤其在大灣區融合的大政策環境之下，着手完善跨境福利的可攜性是很重要的。具體而言，當局有否就在內地港人的退休保障，以及福利金過境的問題，在大灣區層面與內地展開討論呢？當局會否盡快將廣東計劃或者一些福利計劃的安排，擴展至其他省份呢？以及可否擴大長者醫療券在內地的使用，以完善這群長者的退休保障？
代理主席，多謝議員這麼多條問題，我只能夠很簡短地回應這麼多條問題。在大灣區的未來發展中，特別是在香港未來的所謂1小時生活圈內，生活上的聯繫相當重要。所以在退休安排方面，特別是在福利範圍內，譬如剛才議員所提的廣東及福建計劃，有一些優化措施，在施政報告中也有提出，我們會去研究。不過，至於推廣到灣區以外，或者廣東或福建省以外的省市，暫時我們未有這樣的計劃。
代理主席，如果你問香港"打工仔"有沒有退休保障，那當然是有的。但是，如果你問足不足夠，局長也心知肚明，應該是不足夠的。現時強積金作為一個主要退休保障部分，這麼多年來當然其運作存在着很多缺點，但是政府今次肯取消這個"對沖"機制，也算是部分回應了社會的訴求。不過，時間拖得太長了，要拖到2025年。局長當然會告訴我遲到總比不到好，但是我們始終希望局長再想想辦法，是否可以盡快完成。

其實作為一個選項，讓"打工仔"有穩定的收入，我覺得這是正面的。不過，問題是年金亦有一個很大的缺陷，因為我們很多"打工仔"在討論時都覺得，年金是固定收入，沒錯，但卻對通貨膨脹沒有甚麼對抗力。現時內地"打工仔"的退休金都是按照通貨膨脹來調整的，但是年金本身就沒有這個機制。現在可能足夠，但是十多二十年之後可能真的不夠，到時可能是補助一半，其他便不能夠滿足全部的生活。所以，我想問政府有沒有甚麼辦法填補這個漏洞或缺點，令年金真真正正成為"打工仔"可以依靠的其中一項退休保障？

代理主席，實際上大家都明白這是其中一個方案，過往在討論我們的年金計劃時都有考慮的一個方案。不過，大家要明白，因為通脹是不能夠預知的，所以世界各地有類似建構的地方都會把例如年金的每年金額遞升1個百分點，例如2%，而不是每年按通脹率調整。

所以，這也會納入我們日後如何優化年金方案的多重考慮。
近日有些退休人士問我，現時是否不適宜買年金，待局長的領導小組探討完強積金轉化年金的研究後，才適合考慮買？代理主席，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一直不完善、不足夠，經常備受批評；政府亦不肯接受勞工團體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建議，令人感到失望。局長剛才提到施政報告，當中指出政府未來的扶貧策略主要有4方面，包括加強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功能、落實取消"對沖"和減低強積金的管理成本、會為低收入的僱員代供強積金。我想問局長，政府為低收入僱員代供強積金的安排進展如何？會否為家庭主婦代供強積金，以加強本港的退休保障制度？

至於其他方案，坊間的意見我們是聽到的，但我們暫時未有計劃為一些沒有工作的人士一併代供強積金。
代理主席，吳永嘉議員提出的這項質詢是今屆最後一項口頭質詢，我亦認為提得非常及時。最近關於強積金日後如何轉為年金的傳聞，引起很多人討論。

但是，不管怎樣，自從這個計劃宣布後，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製造恐慌情緒。因此，我想藉最後一項口頭質詢的機會，詢問局長可否"實牙實齒"地向公眾說明政府的想法如何？因為在此恐慌下，我們現在有了《香港國安法》，有了完善的選舉辦法，希望香港平平靜靜。
代理主席，施政報告已提到如何構思多方面的方法，盡量鼓勵"打工仔"在退休時將其強積金轉成可提供穩定收入的年金，這是一種鼓勵。坊間有些說法指政府考慮強制轉換，此情況我個人亦已表達是不可能發生的，香港人亦不會接受。然而，在任何政策的討論中，這個議題是自然會出現的，但無論是特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或我個人，都已經三番四次清楚說明，"強制"不會是一個選項。
代理主席，剛才局長說強積金是退休保障的重要支柱之一，取消"對沖"其實是不同持份者多年來討論的焦點，而年金確實可以提供具可持續性的穩定收入。但是，我很想跟局長或相關的同事了解一下，提出了那麼多優化措施，這些建議亦在業界經過充分討論，部分社會人士其實擔心一個情況，就是取消對沖會否引起"炒人"熱潮？

或者對於這個安排或擔心，他有甚麼看法？
代理主席，多謝議員再次提出這個問題，給我機會再重新說一遍。由於取消"對沖"的安排沒有追溯力，在法例修訂後，生效之前累積的遣散費和長服金權益仍然可以繼續"對沖"。如果僱主在法例生效前或生效後不多久遣散員工，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反而新聘用僱員日後累積的遣散費和長服金會更高，因為上限會增加到39萬元。我是擔心的，因為很多僱主未必明白該道理，誤信了一些錯誤的分析或惡意謠言而解僱員工。所以，政府有責任盡量向大家解釋，為何在立法生效前或後解僱員工是會吃虧的，讓大家明白千萬不要這樣做，因為對僱主而言，最好就是保留為他們工作已久的員工，日後不能夠"對沖"的遣散費和長服金累積承擔額將會較低。
代理主席，我不知道有否聽錯，我剛才進來時好像聽到局長說，強制的事情香港人不會接受。

代理主席，我們進行任何政策研究、分析，到最後作出決定，是需要考慮所有可能性的。不過，我剛才的說法是，如果強制員工在退休時須把全部強積金變成年金，我暫時看不到現時香港社會人士會接受這項方案。所以，這個可能性我們是不會考慮的。

我想追問局長，過去我們做了很多防疫措施和安排，有時候政府也會說找不到人，又說不知道怎樣才可以識別出屬於某個範圍的人士等。其實，既然今次已經可以幫助低收入人士供強積金，有了資料庫，會否好好加以運用，在他日推出很多福利和支援時，能夠有辦法識別出這些人士呢？即是好好運用這個資料庫，我想問局長會否有這方面的考慮，既然今次已經可以幫助他們代供強積金？

所以，有關資料本身就是現時制度內已存在的，並不是由政府擁有。今天，這資料亦不是政府所擁有。在過往討論防疫抗疫基金時，在特備"保就業"計劃中，我們也是利用強積金受託人的有關資料庫，而這個資料庫並不是由政府擁有的，仍然需要有關僱主授權其受託人，才能夠把有關資料提交，從而申請"保就業"計劃，所以問題不在於政府是否擁有和可否運用有關資料。
這是本屆立法會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中國人有"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的智慧；"養兒防老"現時已經越來越困難，因為青年人也照顧不了自己，但"積穀防饑"這智慧仍然有用。對於中國人，很多時候，只要相信他們，有90%的人都懂得自行處理，但為了小部分人，我們多年來被迫實行"強迫金"。

在這方面，政府如何令市民可以真正安心，不會有些更加不合理的強制性措施呢？
代理主席，多謝讓我有機會再次澄清。

所以，讓我答覆議員的補充質詢，任何政府的決策都要考慮社會的可接受性，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元素。如果日後社會改變了看法，政府當然可以考慮重新審視立場，但我們今次看不到有此情況。
政府法案。本會恢復《2021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

例如我小時候觀看的電影《阿甘正傳》，便激發了我在不同逆境之下均要積極向上，傳遞了一個很好的概念。又例如國家以抗戰時期為背景的電影《風雲兒女》，不但誕生了現在的國歌，亦團結了國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所以，具破壞力、危害國家的電影，對社會而言會構成非常嚴重的問題，必須透過法例做好把關工作。

對此大家其實心知肚明，因為正常、健康的電影業人士根本不會感到這是一個問題。

以現時大家都很喜歡觀看的韓國電影及劇集為例，其題材多樣化，亦已打入國際市場，但並不表示全無規管，因他們並不容許加入歌頌外國勢力干預韓國政治的內容。此外，美國訂有20多項涉及國家安全的法例，但沒有人會說荷里活已失去拍攝電影的自由。況且，美國也有本身的底線、紅線、主旋律，難以想象會有美國的製片公司、電影公司拍攝歌頌拉登、恐怖組織、阿蓋達的電影，相信除禁止拍攝外，製作人也肯定會被拘捕。

最後，我希望政府能善用權力，註銷危害國家安全電影的准映證，因為除戲院外，過去也有"攬炒派"議員利用其辦事處播放危害國家安全的電影，旨在散播仇恨國家、仇恨特區政府的信息。希望透過今次的修例工作，政務司司長可行使權力，註銷這些電影的准映證。政府亦必須加強相關巡查，善用權力，確保這些電影不能再隨便流傳及播放，影響和荼毒市民的心靈。我支持《條例草案》，並希望政府進一步做好串流平台的規管。

《條例草案》主要是引入國安元素，很多可能從事電影業或坊間的人士均表示，這會縮減人們的表達自由。我希望在此發言指出，這些修訂其實來得太遲，而且符合國際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香港國安法》。根據國際人權法案第十九條，人人當然都享有言論和表達的自由，電影的表達亦屬其中之一。但是，如牽涉需要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和公共衞生，也可有必要地提出一些限制。

然而，若要抵擋一些我認為是政治的惡勢力，軟硬兼施便十分重要。

看完之後我大嚇一跳，因為戲內充斥仇恨自己國家、仇視普通話的情緒，將絕食自焚這種行為浪漫化，販賣恐中、仇中的情緒，而且煽動"港獨"。

我甚至曾在美孚看到有數百人聚集在空地，連3歲、5歲的小童也坐在小櫈子上觀看。後來才知道青年新政其中一個advocate游蕙禎，以18區遍地開花的名義，透過《十年》這齣電影宣揚其政治理念。

其實也有來由，在我曾處理的一宗個案中，甚至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批准的NGO場地被申請人用作播映內容激進、宣揚"港獨"的電影。

這種觀念根本在灌輸違反人倫、違反歷史的思想，換言之希特拉屠殺猶太人、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等全皆合理，因為經過這些慘劇和悲劇之後，歷史正在進步。

電影其實已算不錯，即使尚未修訂，也有等級之分，過於淫褻的內容也會要求提供家長指引，有些甚至說明未成年人士不適合觀看。

這些思潮無孔不入，荼毒年青人，煽動他們犯法、仇視自己的國家，甚至不惜違反《香港國安法》，崇尚恐怖主義。

所以，我發言支持修訂電影檢查制度的建議，並希望像《十年》這種歪曲事實、荼毒市民和年青人的電影，今後透過當局的積極監管不會再在香港市場出現。

主席，由剛才的報告，大家可以理解《條例草案》經過了委員會詳細的審議和討論，並獲得支持。在法案委員會中，政府亦就議員提出的具體問題和建議作出了回應。政府提出修訂《電影檢查條例》，目的非常簡單直接，就是旨在完善電影檢查規管制度，以及更有效防範和制止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我們第一時候把這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早於今年6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已經更新了《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列明檢查員在進行電影檢查工作時需要考慮影片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但單以行政指引不足以完全確保國家安全的目的，因此，我們認為有需要修改法例，提供更清晰及明確的規定。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並於今年9月1日進行首讀及二讀。而法案委員會在9月14日及20日舉行了兩次會議，並邀請公眾提交意見。在審議過程中，法案委員會支持政府提出的修訂建議。

由於審核委員會的原先預定職權範圍，並不包括作出涉及國家安全的判斷，我們建議審核委員會作審核的相關條文不適用於監督或檢查員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所作的決定，即審核委員會不會處理對有關決定而提出的審核要求。

有議員及業界人士關注政府會否為業界提供更清晰指引，列明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事項，以免業界誤墮法網。就此，我們已於今年6月更新《檢查員指引》，明確指明檢查員要小心留意影片中有否描繪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亦要特別留意影片會否明顯造成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的客觀效果。我們將於《條例草案》生效後進一步相應更新上述的《檢查員指引》，而有關指引可供業界、持份者和公眾人士參閱。

這個制度會繼續下去，我們亦會繼續與業界保持密切的溝通和聯繫，讓他們可以提出諮詢，而我們可以提供意見。我想強調今次修例並不影響電影業的正常運作，因為我們確信絕大部分的電影應不涉及國家安全的考慮，而清楚訂明法例要求能夠有助電影業有所依從，不會誤闖"紅線"。

就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應規管互聯網上的影片，但正如我們向法案委員會解釋，剛才很多議員也有引述，《條例》只適用於符合"上映"定義的影片。至於是否將《條例》下的電影檢查制度，包括"預檢"、"送檢"等要求及程序，延伸至現時規管範圍以外的情況，例如是透過互聯網發布而又不構成《條例》定義的"上映"的影片，我們需要全面和小心研究。我們希望《條例草案》能夠盡快生效以完善電影檢查制度，並且立即堵塞漏洞。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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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21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及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第1至24條及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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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21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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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2021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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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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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但是，因為本會近年內耗嚴重，以致影響正常運作，今次已經是13年以來首次進行告別議案辯論。主席，立法會從來都與整體社會休戚與共。今天香港已經跨過"黑暴"，"由亂入治"，並邁向"由治入興"，本會亦回歸秩序，恢復文明議會傳統，討論告別議案。從更重要的歷史意義來看，本會今天告別的是往昔特區不設防，任由反中亂港分子蒙混進入憲制機關，勾結外力，危害香港和國家安全的危險境況；並且期望在"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中，首屆由更完善選舉制度產生的立法會接好棒，發揮民主建設力量，繼續守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主席，回顧過去兩屆立法會錯失告別議案辯論，都是在社會爭拗越趨偏激的氛圍下，本會反對派議員借題發揮、瘋狂"拉布"所致。到前年年中本港爆發稱為"黑暴"的香港版顏色革命時，反對派議員的"攬炒"劣行亦推上極端。

就我個人來說，這段經歷更令我倍添感慨，因為在機緣巧合下，我在個人第二個任期被推舉為議會內建制派的召集人，即他們所說的"班長"，與各派各陣營有更多深入的親身接觸。眼見反對派中一些原本較溫和、崇尚非暴力的同僚都被激進派牽着鼻子走，越走越烈，最終把政治凌駕民生和經濟，背棄了他們本身的專業，背棄了他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責任、以至擁護"一國兩制"的初心，走上"攬炒"的不歸路，令人欷歔。與此同時，我亦喜見建制派陣營團結一致守護特區。主席，國家先後果斷出手，為香港引入《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立竿見影，震懾"攬炒"勢力。就後者的本地立法工作來說，由於要配合今明兩年3場重要的選舉，時間非常緊湊。當時我先後擔任研究相關政策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和相關法案委員會的主席，經常要與各位同僚商量加班開會；其他委員會亦非常配合，讓出會議時間；同僚亦嚴陣以待、做足工夫，周末照常開會。結果我們順利在不足兩個月內舉行了合共17次會議、進行了47小時的討論，完成審議相關法案。總括來說，雖然共有四成不符合或不接受"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議員先後離任，但這無損本會履行立法會各項憲制職責。不同陣營和黨派的議員在審議法案、監察政府時，代表市民的不同聲音依然響亮地在議事廳上激烈交鋒，更回復議會應有的理性辯論和效率，以及重拾互相尊重的民主精神。主席，今天香港已經重新起步，未來還會有很多重要的法案，以及經濟建設和民生議題有待下一屆立法會審議，包括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最終誰人會再參選，入"熱廚房"，雖然我看到傳媒有很多消息和想法，但對於一些揣測性的報道，最好還是不予置評。無論如何，我想藉此機會惜別不再參選的同僚，祝願他們的生活繼續精彩。

轉眼5年了，無數難忘的畫面歷歷在目，使我感慨良多。有幾件個人特別難忘的事，我想在此分享。初上任成為議員，最令我不習慣的是，每逢星期三四立法會大會響過不停的點算法定人數"追魂鐘"，無論是與官員會面聽取政策介紹、處理會議文件、與業界電話溝通，又或是吃飯、上洗手間，都無時無刻聽到鐘聲。即使已經結束會議回家，鐘聲彷彿常伴我左右。除了議員同事，我相信在大樓工作的立法會職員甚至記者朋友都應該感同身受，希望這些情景不再重現。2019年5月11日，根據內務委員會發出的指引，由年資最深的石禮謙議員主持《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主席選舉。石議員當天在9時之前幾分鐘想進入會議室，但遭到反對派議員以粗暴手段瘋狂攔阻，幾步之遙的主席台，他10多分鐘也未能到達。混亂中更有人倒地送院，場面匪夷所思。當時包括我在內的幾位議員同事，試圖突破重圍，排除萬難，護送石議員到主席台主持會議。但會議實在無法在如此混亂的情況下進行，腰斬告終。當晚我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家，才發覺原來我在護送石議員的過程中，手臂被不明衝擊，已經青瘀了一大片，想都沒想過在立法會開會竟然會遭遇"工傷"。本以為"少少苦楚等於激勵"，沒想到緊接下來還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更重要時刻。2019年6月12日是立法會審議《逃犯條例》的日子，在"黑衣人"包圍立法會之前，我回到大樓，成為當日少數能夠進入及留守大樓的8名建制派議員之一。我們目睹示威者在大樓外拆鐵馬、運地磚，繼而向警隊及立法會大樓發起瘋狂進襲，我們隔着玻璃窗都覺得膽顫心驚。當天下午3時多，我們被告知立法會大樓有失陷危機，需要緊急撤離。我在7樓辦公室看着兩旁助理雙眼的無助及恐懼，只能保持冷靜，催促和帶領大家冒着帶有濃烈催淚彈氣味的空氣，迅速撤離至政府總部——很多謝當時李家超局長的幫助——想不到香港的政治核心地帶，居然會淪為好像戰場一樣的環境，實在不勝欷歔。當然，立法會的工作也帶給我許多愉快的回憶，特別是我個人的一些倡議得到政府和立法會同事的認同、支持和實現。在我出任立法會議員前，偏遠地區的長者被地區沒有實體銀行服務而無法提取現金的問題纏繞多年。為解決這個難題，我在2018年1月當面向行政長官建議，在郵局推出長者免購物提取現金服務，建議得到行政長官的接納，而有關服務更迅速推展至全香港的郵局。與此同時，我們亦推動香港銀行公會及易辦事與一間連鎖便利店合作，有序地在該便利店的全線分店推出長者免購物提款服務。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終於把這個老問題解決掉。為了協助受中美貿易戰、"黑暴"事件及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打擊的中小型企業解決資金周轉問題，幾年以來，我先後6次邀請立法會議員同事，包括主席閣下，聯同商會代表、銀行代表會晤香港金融管理局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推動政府推出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延長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計劃，以及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的還款期。通過各方的協調和持續推出的方案，有力地支援中小型企業渡過難關。我亦很高興可以與本屆建制派同事攜手合作，通過多項重要的法例，包括《廣深港高鐵條例》、《國歌條例》、《2021年公職條例》、《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以及修改《議事規則》等。其間，我們甚至要在大樓留宿，確保會議能夠順利進行。本屆立法會因為疫情延任一年，這一年的工作與前4年的工作的確有天淵之別，讓我感覺我們為社會完成了不少有意義的事情。特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籠罩香港的烏雲得以驅散；完善選舉制度後，"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得到確切的落實。我相信未來坐在此議事廳的議員，都是愛國愛港、有能力、有抱負的人。在新選舉制度保障下產生的第七屆立法會，一定能夠繼續推動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邁向一個新的未來。最後，我祝願所有在座的建制派同事心想事成，以及"G6"的親密戰友友誼永固。

主席，首先我感謝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動議這項告別議案，讓議員同事可以在第六屆立法會順利完成工作之際，抒發一番對於過去5年工作的回顧與感受。主席，回顧過去5年，議會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及挑戰，我身為議會中人，經歷這些高低起伏，感慨良多。在本月25日本會舉行的惜別晚宴上，我用琵琶彈奏《十面埋伏》和《獅子山下》，就是這番心聲的流露。本屆立法會在2016年開局，已是建設派與"攬炒派"的戰場。2019年的修例風波令香港社會嚴重撕裂，暴力泛濫；立法會的議事秩序被"攬炒派"議員肆意破壞，不能發揮正常審批撥款與處理法案的功能。2019年7月1日，立法會大樓更遭到暴徒闖入，大肆破壞，滿目瘡痍，令人無比憤慨和憂心。至於莊嚴的議事堂被人扔臭彈、潑臭水，更是難以想象，亦令人感到厭惡、憤怒。2020-2021年度的會期是很獨特的一年。由於疫情嚴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2020年7月31日宣布把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2020年8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由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這一年來，隨着《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及選舉制度的完善，本港告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社會逐步回復安定，實現了由亂及治的轉變，"愛國者治港"原則成為主流共識，行政與立法亦恢復良性互動，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積極變化，也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奠定更穩固的基礎，以及展現更廣闊光明的前景。

在本立法年度，財務委員會通過了約2,267億元的工務工程撥款，另外批出約9,000萬元進行兩項交通研究，以及通過費用為8億5,000萬元由工務小組委員會於去年提交而財委會未及審議的兩個項目，包括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此外，財委會通過撥款約181億元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及約46億元資助香港郵政空郵中心的重建計劃。工務工程其實都是民生工程，得以順利獲得撥款，不單令業界生計得以維持，亦有工作讓年青人接棒，薪火相傳，而最終受惠的是香港市民。同時，政府當局在今個會期總共提交了39項法案，是過去20年以來最多的一年，當中包括內容複雜而時間緊迫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立法會都順利完成審議，亦適時通過了相關法例，令各項選舉工作可以順利落實。如今本港社會逐步回復安定，施政環境得以改善，這個局面得來不易。特區政府應該團結一切力量，建設好香港。本港社會歷年來積聚了不少深層次矛盾，包括一些市民的住屋需求長期得不到解決、貧富差距有所擴大、年青一代缺乏向上流動的機遇等。為政者必須正視這些問題，設法修補社會撕裂，促進社會復和、凝聚民心，致力化解社會矛盾、聚焦發展。香港要進一步發展，亦必須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最獨特的優勢是實施"一國兩制"，對參與國家發展有近水樓台之利，因此香港應該以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建設為依託，積極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和國家"十四五"規劃。事實上，相關的優惠政策和開放措施已陸續出台，中央在公布加深粵澳合作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後，早前又公布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將前海的總面積擴大至120平方公里，是原來的8倍，"擴區"加"擴容"，聚焦與香港優勢領域合作，推動發展，引進更多香港的專業服務，可以說是粵港澳合作共贏的又一支強心針。新一屆選舉委員會已於9月順利產生，今年12月和明年3月，本港將依次進行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必將有助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實現良政善治。展望未來，行政立法相輔而行辦實事，香港由亂及治翻新篇，社會重新走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正軌，切實解決各種深層次問題，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廣大市民共同受惠。展望未來，行政立法相輔而行辦實事，香港由亂及治翻新篇，社會重新走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正軌，切實解決各種深層次問題，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廣大市民共同受惠。

主席，當國家走入另一個100年的大治時代，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我們今天站在這裏的發言，必須要清楚歷史的格局，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角色和任務，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善用香港的優勢，為國家未來百年的發展大局作出貢獻。所謂良政善治，除了真正發揮行政主導的優勢外，立法會的角色舉足輕重，一個終日吵吵鬧鬧的立法會又何來建樹呢？除了不會得到社會的尊重，更遑論對國家有貢獻。主席，香港之所以贏得國家垂青，享有"一國兩制"，國家是為了讓香港繁榮穩定，亦欣賞香港的法治文明及施政的效率。如果以這標準，其實無須我多說，也知道反對派和"攬炒"派的所作所為，從一開始便違反了"一國兩制"。在完善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條例通過前，我們的條例是有漏洞的，可容許"攬炒"派、激進分子進入立法會，而他們的目的竟然是毀滅立法會、癱瘓社會、破壞"一國兩制"，這些便等於"攬炒"鴉片。那些小孩看電視時，看到的並不是議員的辯論，而是議員胡作非為的行為，每天在這裏仇警、仇恨我們的國家，荼毒香港幾代的年青人。

不過，高峰的時期是在2019年，已經發展至自己的地區辦事處被放置3個汽油彈，而我們在CCTV中看到涉案的是一些十三四歲的小孩，他們是如何被人荼毒的呢？那麼多抹黑攻擊，其實都不是最重要，最痛心的真的是在2016年，這些完全"中毒"的年青人成功被選入立法會，他們首要做的事情竟然是侮辱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在宣誓裏肆無忌憚地搗亂。

我早已預測對於這些徹底破壞"一國兩制"的行為，中央一定會出手。結果，完善選舉制度和《香港國安法》的頒布立時見效，那群人便是政治跳崖，"一鑊熟"。主席，國家做事一般都很精準，這次便是精準救港，對症下藥，所以香港很快便"由亂到治"，立法會亦恢復秩序。在最後這一年，我們樂見很多民生重大議題得以通過，包括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例如荼毒很多年輕人的通識教育科、關於《消防安全條例》的修訂，以及我自己爭取了10多年的法律援助的改革。現在仍未做的大事還有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訂定仇警罪、如何告別"劏房"，以及香港如何融入國家大局，在"一帶一路"裏真正扮演國家所需要的角色，令香港的年輕人重新從心底裏愛護我們的國土。由未來一屆的立法會開始，立法會真正有全新的遊戲規則，能夠落實"愛國者治港"。我深信大家仍然會有不同意見，不會鐵板一塊，但我相信意見是百花齊放的，我期待會有更優質的辯論，大家能正視民生疾苦。立法會是要與政府一起工作的，我亦希望政府在行政主導下，能夠更尊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立法會和政府，特別是立法會議員，要為市民把關，亦要為國家把關。我們要與政府一起解決香港"老大難"的深層次矛盾。對於劣質的政策，我們必須批評；對於好的政策，我們應該嘉許。我希望香港在未來的日子，能夠把握國家所給予的重大機遇，扮演好我們的角色，維持是國家的掌上明珠，一起為良政善治作出貢獻、為國家作出貢獻。

這17年以來，香港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但如果要數哪一場風雨最令人難以忘懷，我相信一定是今屆立法會任期內經歷的連場暴風雨。這幾年議會內外發生的事情，真是令人百感交集。2019年下半年，修例風波引發嚴重的社會動盪，持續不斷的"黑暴"、"攬炒"，直接衝擊營商環境，嚴重拖累經濟民生，損害市民的人身安全和基本權利。一場又一場的暴力衝突，嚴重挑戰法治和"一國兩制"的底線。更令人心痛的是，反對派勢力借助修例風波，公然挑戰中央，要求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甚至制裁香港。外國政府和議會亦裏應外合，明目張膽介入香港事務，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當時香港接連經歷"黑暴"事件和一波又一波的疫情，社會元氣大傷，失業率高企、百業蕭條，"攬炒派"可謂"求仁得仁"。試問哪一個地方可以容忍這種事情持續發生？基於香港的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去年6月30日通過實施《香港國安法》，填補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風險缺口。《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大家清楚看到立竿見影的威力。我們的執法部門有法必用、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數次針對反中亂港分子的大型執法行動，令香港迅速回復為安全城市，社會秩序恢復穩定，市民亦漸漸對治安和法治恢復信心，可以看到《香港國安法》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市民亦清楚看到，只要不是有意分裂國家、擾亂社會，根本無須擔心《香港國安法》會對日常生活和商業運作帶來任何影響。主席，立法會本來是莊嚴的議事廳，但過去曾經有一段很長時間，卻淪為不問對錯、只問立場的政治角力場。反對派議員近乎瘋狂的"拉布"和暴力行為，旨在癱瘓議會、羞辱官員，令很多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工程項目嚴重滯後，內務委員會停擺的情況更加是前所未見，最終賠上的是香港的競爭力，受害的是香港市民。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下，這些反對派分子的政治籌碼已經得物無所用。他們有些人已經去了外國，有些人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檢控，而立法會已經回復其建設香港、改善民生和解決問題的正常職能。過去一年，我深深感受到議員努力投入議會工作，展開良政善治的新篇。我們全年度一共通過了40項條例，審批了超過3,200億元撥款。我們雖然人少，只有42人，但體現了高質素、高效率，並且能夠發揮監察政府的職能。新一屆立法會將會增加至90個議席，由於反中亂港分子無法再透過立法會平台"攬炒"香港，而《議事規則》和《內務守則》亦已作出全面檢討和修訂，我有信心立法會將會迎來新景象，務實政治將重新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社會各界對新一屆立法會的表現有很高的期望。我特別想借助這次機會指出，建制派過去在參政和議政期間，因為觀點和角度不同，曾經出現互相攻擊，甚至無理的標籤和謾罵。經歷了接近兩年的疫情，怎樣恢復經濟動力、改善住屋等複雜的民生問題，才是我們目前最關鍵的課題。我認為，即使昔日有任何恩恩怨怨，建制派亦應團結一致，以大局為重。縱使時代變、社會變，但我相信我們服務社會的初衷不會改變。所以，我們應該上下一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問題。如果大家可以坦誠溝通，做到和而不同，才是香港最大的福氣。主席，香港抗疫之路已經走了接近兩年，新一屆立法會任重道遠。在座的議員，很多都是身經百戰，而且才高八斗，今天過後，我相信大家一定會繼續以不同方式為香港服務。

在這17年的風風雨雨裏，我感受良多。

當時有七黨共識，大家有傾有講，但可惜，這種議事氛圍到了第四屆立法會的第三個年度卻遭到徹底破壞。主席，你是否記得那年"開波"的時候，人事編制和工務兩個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主席，那天夜深時，你和我在警方保護下，從舊大樓那裏殺出重圍到地鐵站乘列車前往金鐘，然後轉乘旅遊巴到達北角警署。在北角警署，由警方護送我們回家。

搗亂的手段硬的、軟的都有，"拉布"是軟的，要求點quorum是軟的，衝擊主席台、擲水杯、爬上桌子那些是硬的，他們"軟硬兼施"，結果導致議事殿堂比"亂世佳人"更亂。

在這裏，我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主席，我是一位專業測量師，畢業後無論在政府或私人機構工作，也離不外我的專業，極少參與政治。直至2011年，我希望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及經驗服務社會和市民，亦希望團結建、測、規、園4個專業，在土地房屋及宜居城市建設方面，出謀獻策，改善民生，提升業界的認受性及地位，因此決心參選立法會。有幸得到業界選民的支持，我在2012年首度當選。當年，我作為議會新丁，又是獨立議員，缺乏令自己的意見及建議得到關注的技巧，不過，我沒有氣餒，而是秉持我的專業理念和原則，理性務實，"是其是，非其非"，積極投入議會工作。我很高興，我之前提出的不少建議，現已得到政府及不少政黨的認同，例如制訂人均居住面積目標、優化置業階梯、將資助房屋售價與收入掛鈎、將新界城鎮化等。我亦十分幸運，在議會內認識到不少全心為香港服務的議員，他們當然包括G6的5位給我鼓勵和支持的良師益友。首任4年的議會工作，為我的人生帶來難忘、難得的經歷，亦令我更加認識香港面對的問題。經歷了違法佔中等事件，我目睹香港的社會及政治狀況每況愈下，經濟受損丶建設受阻。雖然2016年連任失敗，我沒有就此放棄，繼續以不同身份服務業界及市民。2018年補選，感謝選民再次對我的信任和支持，我成功重返議會，希望在餘下的兩年半任期加緊工作，補回我的業界因為DQ事件而浪費了的1年多時間。很可惜，在重返議會後，我發現"攬炒派"議員的"拉布"及暴力行為比上屆更為激烈。大量法案和撥款申請無法獲有效審議，這對香港經濟及社會民生，包括我代表的業界，影響至深。立法會大樓更一度被暴徒攻佔，會議廳被嚴重破壞，區徽被人塗鴉，議會工作幾乎陷於停頓。大樓復修工程完成後，"攬炒派"仍然不斷阻撓會議。不停響起的點算人數鐘聲、擲臭蛋、潑臭水的情景，我至今仍歷歷在目，不能忘記。不過，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下，我跟業界仍然努力做出成績，包括我聯同業界4個專業學會，先後就"明日大嶼"、社區防疫，以及海洋公園及南區規劃成立小組，促成政府採納我們大量專業建議，證明團結就是力量。覓地建屋方面，我提出精簡發展審批程序、標準金額補價、"一地多用"原則、釋放祖堂地等建議，亦獲得政府採納和推行。主席，本屆立法會原定於去年9月改選，但其後因為疫情及選舉法例的修訂工作而押後，令我們多了1年零3個月任期，加上《香港國安法》實施及"攬炒派"退場，令議會運作恢復正常。在各位議員同事共同努力之下，過去1年，立法會通過了40多項法案，120項財務建議；由我擔任主席的工務小組委員會審批了超過2,340億元的工程及顧問項目，全部都創下歷史新高。這些項目除了能幫助業界，對香港的經濟民生及城市建設亦至為重要。在此，我再次感謝國家和中央政府，亦感謝所有支持香港建設、支持香港發展的人士。主席，本屆會期還有兩天便完結，12月19日便要改選，而選舉制度已得到完善，"愛國者治港"原則得以落實。雖然制度是重要的，人的努力和態度亦不可或缺。我寄語下屆的議員必須尊重專業、堅守原則、勤奮議政、積極建言，維持議會的高質、高效運作，有效發揮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憲制職能。主席，今天剛好是我的生日——是50歲加上200多個月——我的願望其實亦十分老套，就是祝願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兩地早日通關。我再次感謝主席閣下、各位同事及秘書處的支持。

本屆立法會由"亂"字開局，例如宣誓問題、肢體衝突，然後是"黑暴"破壞立法會，選舉無法進行，議員延任一年——我因而有機會多服務市民一年，我深感榮幸——同時，有議員被"DQ"，又有議員辭職。這數年可謂非常混亂。我在今屆議會亦經歷了人生的重要階段，包括結婚及生育小朋友。在如此混亂的社會生育小朋友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我希望來屆議會中會有多些女性的議題獲帶進議會，令大家關心多些關於家庭的問題，例如在職母親、在職家長面對的難題等。幸運地，隨着《香港國安法》落實和完善選舉制度後，我們立法會得以重回正軌，審議工作的效率亦大大提高。根據立法會數字，自2016-2017年度起，現屆立法會首4個年度通過的法案數量為13、28、17及23項，而在延任的一年中，則處理了超過40項法案，成為立法會20年來處理得最多政府法案的一年。主席，雖然立法會的效率大幅改善，但社會上有更多問題需要解決，因此，未來一屆立法會將肩負更大重任。我在2017年曾提出一項議員議案，題為"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這項議案獲得大部分出席議員的支持——我要感謝各位議員的支持——而當中，我其實提出了一些問題，包括如何促進市場健康競爭及有關壟斷的問題。我早前提出領展的問題，而現在則看到港鐵同樣出現壟斷問題。大家都理解，領展的壟斷問題其實一直令小市民生活百上加斤，而領展的加租問題則令小商戶難以維生，物價亦隨之上漲。我們看到港鐵的壟斷問題便有需要面對，因政府是港鐵的最大股東。雖然我們現在有"可加可減"機制，但多年來，港鐵票價一直沒有減過。我希望政府帶頭實踐社會責任，尤其是企業社會責任。

領展和港鐵原則上雖為商業機構，但其服務範圍涉及民生，因此他們加價只會令市民百上加斤；而壟斷亦會導致市民欠缺消費選擇，只能"硬食"。因此，其實政府和來屆立法會有責任繼續大力跟進，要求領展和港鐵兼顧社會責任，不能夠謀取暴利，要紓緩市民的生活壓力；同時，應牽頭打破壟斷，讓更多不同企業——尤其是中小企——參與市場，為年輕人帶來更多機會，長遠收窄社會的貧富懸殊。社會上曾就壟斷問題提出很多解決方案，例如增加其他公營消費選擇及引入競爭打破壟斷。我認為政府必須推動企業社會責任——這亦是全球推廣多年的概念——藉此鼓勵商業機構承擔社會責任，即"取諸社會，用諸社會"，以及透過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反壟斷，最終目標是機會均等，共同富裕。其實，我們要看看內地推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情況。內地在這方面其實做得非常好，是由政府牽頭，上傳下達，非常具效率。內地公布了多項對平台經濟領域、營商平台的基本原則，讓企業跟隨，包括營造公平競爭秩序、加強科學有效監管、激發創新創造活力、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維護各方合法利益等，藉以推動反壟斷的市場環境。我認為香港亦應當效法內地，由政府牽頭，立法會督促和監察，帶動企業回饋社會，從根本解決民生問題，並長遠推動共同參與的營商環境。最後，我期望下屆立法會能夠監察政府的施政效率。

其實，我在兩三個月前曾致函政府，詢問關於新界土地的問題，但政府至今——即近本屆立法會任期尾聲——仍未給我回覆，我覺得這是值得批評的。立法會會期已差不多屆滿，政府沒有理由仍不回覆，只推說需要更長時間來詢問法律意見等。我希望政府未來會認真改善過往的態度。今年，我們立法會已破紀錄處理了最多法案，我期望下屆政府和下屆立法會能夠更上一層樓，通過更多有利民生和發展的法案，讓香港能夠跟上國家發展步伐，融入大灣區，實現機會均等，共同富裕。
主席，所謂十年人事幾番新，儘管我在本會服務只有9年多的時間，但物換星移，人事變更的感覺歷歷在目。香港處於一個大時代裏，在中西文化交集的風眼裏風起雲湧，出現了議會紛爭無序有跡可尋。但儘管如此，在過去9年多的議會工作裏，議會的工作也不如外界所感覺的雜亂無章，一事無成，我作為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也看到勞工權益的一些改善，儘管這些改善未如理想，但也得來不易。主席，就我個人而言，我在議會的2013年及2014年兩度提出保障職業安全的議員議案，促請政府採取措施保障勞工的職業安全，換來特首在2017年在施政報告中承諾加強職業安全健康法例的罰則，可惜直至今年的施政報告，特首也只是說現正準備修例提高罰則。又例如我在2019年在議會內提出檢討假期政策的議案，政府及後在檢討假期政策後同意分階段增加俗稱"勞工假期"的法定假日，以每兩年增加1天的牛步進程，最終把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看齊。主席，關心我工作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要求政府成立失業貸款基金。財政司司長最終接納意見，在今年4月推出為期半年的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我在議會內提出議案，要求延續計劃，並制訂可持續的失業貸款政策。議案亦得到政府積極回應，行政長官同意把計劃再延長半年至明年4月。直至今年9月，計劃推出僅5個月，相關機構已接獲超過3萬宗的申請個案，儘管失業貸款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安排，但我確信失業貸款的確能解決失業僱員燃眉之急。此外，增加5天的分娩假、改善惡劣天氣下僱員上下班的保障，這些變更都增進了僱員的福祉，成果是所有關心勞工權益的朋友共同努力的功勞。但是，香港的《僱傭條例》千瘡百孔，與一個富裕社會應有的僱員保障相差甚遠。令我遺憾的是有關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法例拖拉了差不多10多年，至我離任，政府亦未能提交立法會審議，而最低工資"一年一檢"，是政府通過最低工資法例時許下的承諾，在勞工界一再要求下仍無動於衷。今天，我雖然離開議會，但關心勞工權益的初心沒有改變，我亦希望未來重新組成的議會，更能體現對勞工權益、社會公義的關注。

主席，近幾年來在立法會工作的酸甜苦辣，在星期一的惜別晚宴上主席也提到了很多，所以我想轉換話題，談談我自2008年加入立法會後目睹的民主發展，以及我們將來應該如何發展才可以達致優質民主。我在2008年加入立法會，2010年我們首次為政改投票。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很受泛民思想影響，以為民主就是擴大選民基礎，普及一些便可以達到優質民主。所以，他推動政改的第一點，就是取消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員，另外在立法會增加了5個超級議席，即區議會功能界別，其實就是透過普選產生的議員，並把立法會透過"一人一票"誕生的議員增加至40位。我們普選的元素增加了，但自2012年以來的效果如何呢？在議會內，我記得2012年或更早期，便選了黃毓民、"大嚿"和"長毛"進入議會，他們把立法會視為一個表演舞台，開始出現"掟蕉"事件。

主席，今天是第六屆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本屆立法會經歷了多個史無前例的歷史時刻。我作為本屆立法會議員，亦見證了香港的政治氣候由大亂到大治的過程，親身經歷這一連串的變化，有着深刻的體會。記得2012年剛進入議會，即使有反對派"搞事"，立法會亦不至於不能夠運作，但本屆立法會開始，運作逐漸失控，"拉布"情況越演越烈，衝擊行為越來越過分，從大會開始，逐步蔓延到其他委員會。2019年"黑暴"期間，反對派與外國勢力裏應外合，在內務委員會拖延議程，造成立法會幾乎停擺。前年7月1日，立法會大樓更慘被暴徒破壞，損毀程度令人慘不忍睹。其後，中央政府出手，通過《香港國安法》、落實"愛國者治港"，以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情況才能得以受控。本屆立法會延長1年3個月，這一年多來，現任41名建設派力量的議員，抱着"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履行職責，令立法會回復正常。本年度政府共提交了48項法案，已經按預期完成審議，為20多年來最多。行政立法關係得到改善的同時，亦對政府施政進行有效的監督，開啟了香港良政善治的新局面。我作為旅遊界立法會議員，所代表的業界近幾年面對的高低起伏前所未有。2018年前，旅遊業處於黃金時期，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與港珠澳大橋先後啟用，訪港旅客屢創新高，2018年更突破6,500萬人次，達到歷史高峰。2019年開始發生"黑暴"，訪港旅客隨即大幅下跌，直至去年1月的新冠疫情，出入境旅遊更是冰封，至今已經超過20個月，仍然看不到復蘇的曙光。在此期間，我聯同與旅遊相關的業界，通過不同渠道向公眾、政府有關部門表達業界面對的困難，立法會其他議員亦主動發聲，表示對旅遊業界的同情和支持。記得去年施政報告前夕，我得到28位立法會議員聯署致函行政長官，未能聯署的兼任行會成員亦表示會口頭向行政長官反映，希望可以額外撥款支持旅遊業界，結果特首在施政報告宣布，額外撥款6億元以支援旅行社及其從業員。其後，我動議"支援受疫情影響的特困行業"議案，亦得到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政府馬上作出了回應，撥款3億7,000萬元特別資助旅遊業及跨境交通。在此，感謝各位議員對旅遊業的關心和鼓勵，同時亦感謝政府推出各項支援措施，幫助正在苦苦掙扎的旅遊業。主席，第七屆立法會議席會擴充到90席，各方參政空間及議政的平台將更加廣闊。立法會已對《議事規則》重新梳理，修補了過往濫用《議事規則》的漏洞，亦對行為不檢點的議員設立懲罰機制。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將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履行審議法案、批准公共撥款和監督政府施政的職責。議席增多了，各議員所代表的範疇更為廣泛。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議員可根據自己的專長領域或代表不同的群體，向政府提出更具建設性及可行性的建議。我希望，未來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能繼續良性的互動。新一屆的議員仍要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審視政府提出的各項政策，如果發現有不足之處，要敢於指出、督促改進，以提升政府的管治水平，進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進一步提高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近期中央人大工作會議提到："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

"從過去的經驗可以看到，反對派所推崇的西方民主選舉制度，只會為香港帶來撕裂和動盪。香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選舉制度，亦是民主制度的另一種實踐。我相信，在新的選舉制度下，未來立法會更能體現真正的民主精神，令香港更加繁榮穩定。最後，我要感謝立法會秘書處的職員，包括法律顧問、保安員、會議秘書及翻譯團隊。

事實證明他們的辛勤付出並無白費，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在星期一，主席在惜別宴上說我們經歷"甜酸苦辣"，再加個鹹，但我沒有嘗到鹹，但是"驚心動魄"，用8個字來形容。

看到一夥年青人帶着新面孔、新動力進入議會為大家服務，這應該是一個好的開端。但是，在沒多久之後，這種甜蜜的感覺很快就變酸了。當看到"梁游"這樣一幫人在這裏做"馬騮戲"，搞出辱華事件，把宣誓這麼一件莊嚴的事情弄成如此國際笑話，實在心酸。苦，亦不知道原來有人在議會裏"拉布"，拖慢程序，會令辦事的又辛苦，觀看的更辛苦，全香港市民都叫苦連天。辣，在2017年的時候，抱着撥亂反正的精神，尤其是2014年遺留下來的餘毒尚未清，就要找源頭，原來病毒源頭在教育的搖籃裏。我要搞的是"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革走戴耀廷"，一腔熱誠在台上表達，說一句"殺無赦"，竟然可以引來空前的攻擊。反對派所用的這種手段非常之毒辣。這些文字獄，真的未在此經歷過是不會感受得到的。2019年的《逃犯條例》修訂，本來旨在完善一個法律制度，修復好制度內的瑕疵。

在香港境內的代理人勾結一起，竟然把旨在完善法律制度、修復瑕疵的條例，說成是"送中"條例，所以引致2019年驚心、驚恐、驚慌的"黑暴"。

幸好，我們仍然對香港有信心。面對着"黑暴"，我們都可說是泰山崩於前仍然不驚，仍然不怕。

所以我們在當時充滿信心，仍然本着愛國愛港的精神，不畏懼，不怕難，全力支持我們的警方依法治理好治安。在這個時候，我們也是朝着止暴制亂這個目標，一心一意去推動甚麼？對於第二十三條，我們便是要全力以赴，一起去推。難得有200萬以上市民簽名支持，這就打動了中央和人大支持香港。

無需6星期，實際上是5星期，就已經對這項《香港國安法》一錘定音，還我們香港更美好的環境，不是Nancy PELOSI所說的那種"美麗的風景線"，那種留在華盛頓便行了。魄力。如果我們香港沒有這種魄力，怎可以克服這個問題。在延展的一年內，我說我們在1年內做足4年的工作。今天大家同事異口同音地說，我們在這一年內能創造我們的成就，在立法會內撥亂反正，重歸正道，做回我們應該要做的工作，展示給全香港人看，只要有魄力，萬事都可以解決。所以，以"甜酸苦辣、驚心動魄"這8個字，來總結我們過去第六屆5年的工作。

希望在來臨的第七屆，他們可以承先啟後，繼續為香港人服務。

回顧過去5年的議會生涯，各位可謂同甘共苦，風雨同行。

縱有千言萬語，亦不知從何說起，那麼我一定要由我們勞工界開始說起。在艱難之中，本屆立法會在勞工權益方面取得不少成就，包括延長有薪產假至14周、延長男士侍產假至5天，並將法定假日由12天逐步分階段增至17天——雖然我們覺得時間稍長。社會亦形成共識及具體方案，取消強制性公積金的對沖制度，而有關"積金易"平台的相關法例亦已修訂，令往後的強積金制度的運作更有效率和更具透明度，我相信亦可增加回報及減低收費。

就此，我要代表工友感謝政府及勞工及福利局推動這項改革。在"劏房"這種基層人士的住屋方面，政府就"劏房"訂立租金管制，並採納了我其中一項建議，禁止"劏房"業主"賣電"、"賣水"圖利，而旅遊業監管局亦加入了勞方代表。

他們最初無理"拉布"時，傳召鐘鳴響至大家幾近出現幻聽，在"拉布"過後又製造流會。更甚的是，他們不停將議會的暴力抗爭升級，特別是及至2019年的反修例風暴。

凡此種種，皆揭破了反對派的真面目，他們就是外國勢力的代理人，利用反智和市民的不安挑動仇恨，製造亂局，從而配合外國拖垮中國的圖謀。其實，在全球百年一遇的巨變和大國博弈的情況下，香港的而且確在某程度上成為了戰場。如果香港是一個戰場，立法會便是戰時的議會，而我們則是戰時的議員。

不過，在回味之餘，我們亦看到民主的真締。自我踏入政界以來，我自己有追求民主的強大理念。雖然香港的《基本法》訂明普選是終極目標，但我們的民主是否唯投票論呢？

承習主席最近所言，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要判定一個國家民主與否，要看國家是否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關鍵在於投票權及參與權，要看在選舉過程許下的承諾在選舉之後是否真的能夠落實，改善市民生活。這才是真正民主。

不過，在下一屆議會，我更寄望告別甚麼呢？告別社會不公帶來的貧富懸殊，告別不作為的官僚主義，告別住房難、看病難和各種生活的難題。最後，我在此祝願各位有美好的將來、身體健康。

過程中發生了很多事情，而我亦有幸親身見證香港的政治體制可以翻開全新一頁，重回正軌。多位同事剛才提及，重回正軌是得來不易的，我亦很珍惜期間與多位戰友並肩的日子。如果我要用數句話來總結這5年的議會生涯，我想引用數句詩句："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我們今天終於可以乘風破浪，看見香港由亂轉治。

在加入議會後，我其實有很多事想做，但一開始時的確有很多不暢順的時間，亦有很多難忘的一幕。

當然，她今天要自食其果。另一幕便是關於議會內放在我們前面的國旗。有一位議員走過來，將我們的國旗倒插。我即時向警方報案，希望他們以國旗法處理。

我唯一的遺憾，是當我加入議會時，因為區議會......我自己亦身兼區議會議員，過去一直緊貼基層和社會，反映市民心聲，與政府攜手努力建設我所屬的地區。不過，可惜的是，2019年的"黑暴"扭曲了區議會的架構，並將區議會淪為政治宣傳的平台。最終，在有關的宣誓條例通過後，區議會逐漸回復正軌，但我仍然覺得地區行政改革必須繼續推行和需要檢討。

我樂見這些措施可以一一落實，雖然未必可以完全解決新界居民的交通問題，但最少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獲得車費補貼和月票幫助。大家皆知道，在議會回復正軌後，我們要提出很多交通以外的倡議，顯示建制派的建設能力，所以我在這一兩年積極推動建設新界北，希望新界北成為香港新的中心，解決香港土地不足、房屋供應不足、經濟缺乏增長點及經濟需要轉型的問題。新界北這個新中心，即施政報告所建議的北部都會區，勾劃了香港的未來，讓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長遠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亦為香港找到經濟增長點，為香港的經濟轉型帶來希望。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不論各位擔當甚麼崗位，亦可以一同努力，為香港這個新中心提出建議，加快興建。最後，我想引用剛才引述的詩歌最後兩句來總結我這次就告別議案的發言："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大家共勉。

經歷"黑暴"和疫情，飲食業挺得很辛苦，我很多謝特首及司長早於去年1月已經聽到業界代表的意見，推出補助和支援業界的措施，以及簡化程序，以"錢盡快到業界手"為目標。所以，政府推出第一輪、第二輪、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都很有效率，真的幫助到業界解燃眉之急，讓他們在水深火熱中有喘息的空間。這些錢是百多二百億元或是更多，是無法計算的。此外，去年飲食、零售接近"零生意"的時候，我頻頻向各大地產商苦苦哀求，希望他們減租。特首和司長看到我如此落力，亦明白減租是必要的。他們在公開和私底下都與業主、地產商配合，希望他減租，我實在很感激。好的事情其實不怕多說，代理主席，我繼續要多謝財政司司長。

幸好司長採納，於今年8月發放首2,000元，反應十分好，市民積極出外消費。由8月至今日，飲食業看到有很大起色，回復生氣，電子消費券成功做到乘數效應，正面效果遠超我想象中可以發揮到的，媲美當年我爭取葡萄酒稅減至零。其實回想一下，我與歷任財政司司長都合作無間。在SARS的時候，我得到梁錦松聆聽我們的建議，做百分百擔保幫助中小企；之後有唐英年及曾俊華，把葡萄酒稅由當時的80%，分兩次減至零；現時就有陳茂波司長如此"大手筆"的幫助業界，否則失業率也不會下跌得這麼快。我要代表業界多謝司長對中小微企的支援。代理主席，我順便一提石議員——他不在席——不過，上星期他經過我的座位時，小聲對我說："你咬着不放的東西，終於今日成功到手，恭喜你！

其實自由黨過去由1990年代的周梁淑怡到10多年前的田北俊、方剛都在爭取，我只是跟隨他們一起去做。對於他給予我這樣的鼓勵、恭喜我，我很感謝他，這對我們鍥而不捨的工作是一種肯定。同時我亦要多謝特首和陳肇始局長，雖然陳局長熄了業界的燈，但今年做輸入海外醫生的立法，接納我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中的部分建議，解決香港醫生嚴重短缺的問題。但是，我仍然擔心開了水閘之後無水流，所以我和自由黨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議題。我期望在不久的將來，會看到每1,000個市民就有3個醫生，又期望看到3年上公屋為上限，更期望香港盡快告別板間房和"劏房"。我真的用了太多時間，代理主席，我最後很想多謝秘書處，他們的辛勤工作，可以說令到我們這些幕前的"幾好睇"，但沒有他們的大力支持，我們真的做不到。包括我的同事在這幾年間真的很辛苦，受很大壓力，但仍然"企定定"的工作。最後，我要提提陳嘉信這位仁兄，希望政府用他來做一個正面的教材，請官員不要跟隨他的做法。其實政治不外乎是一種妥協。
代理主席，本屆立法會和整體香港社會，在過去幾年經歷了多重打擊，因修例風波引起的連串社會運動及暴力示威，對香港社會、經濟、法治、民生帶來極大破壞。回想起在本屆開始之初，便經歷了佔中一役後，在2016年，我在開始新一屆工作時，便在議員辦公室內準備了超過100公升的礦泉水，數十公斤的罐頭乾糧才開始我的工作，以備不時之需。但是，再回看後來出現的暴亂式的衝擊，立法會被攻佔，我們的消防系統被破壞，當時只要有一罐汽油，一個打火機，立法會便會毀於一旦，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我當初的設想仍然低估形勢的發展。立法會在2019年幾乎變得癱瘓。幸而在今個會期，上述的種種亂象都沒有再出現，除了歸功於中央政府出手，《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在議會內亦要感謝各位議員特別是秘書處同事的一同努力，讓立法會一切可以重回正軌。事實上，如果形容立法會已經回復常態並不夠準確。因為之前的立法會常態便是拖拖拉拉，"拉布"、流會。本會期因應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而工作至今，在延任一年期間，立法會通過了政府提交的39項法案，包括《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是過去20年以來最有效率的1年。所以，可以說超過常態，才能更準確形容我們今年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議員人數減少但工作量倍增的情況下，議員仍能夠一如以往，抱着"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監察特區政府施政，以認真的態度做好審議議案的工作，用我們的行動去促進香港社會的繁榮安定。本會期處理的其中一項艱巨任務，便是要應對新冠疫情肆虐，以及隨之引致經濟萎縮和失業率上升，對本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我所代表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為例，受到疫情影響，政府採取了嚴格的社交距離措施，場地及處所關閉，學校停課，活動取消，業內整個產業鏈無不受到嚴重影響，當中尤其是佔業界大部分的自由工作者，面對嚴峻的生計問題，不少被迫轉行轉業。在支持抗疫的同時，我亦一直努力與業界保持溝通，向政府反映業界的苦況。適時向特區政府建議多輪的防疫抗疫基金，其中推出針對"體演文出"界別的資助措施。這些措施，對協助業界渡過難關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經此一疫後，各界別出現了不同規模的人才流失，對業界的長遠發展甚至香港本地文化和演藝行業帶來一定的衝擊。期望下一屆立法會可以繼續跟進這些問題，協助業界疫後復蘇，重新吸納人才。在體育方面，我和業界多年來倡議體育發展應該精英化、盛事化和普及化以外，推展專業化和產業化發展，終於得到積極的回應。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建議推展體育專業及產業化，為青年人以至為退役運動員提供就業和發展機會。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會取得驕人的成績，極大地鼓舞了業界，也令香港人倍感自豪。談起業界非常關注的議題，在本屆立法會會期未能完成《版權條例》修訂是一個遺憾。香港知識產權法規保障落後，雖然政府分別在2011年和2016年提出修訂條例的努力，但最後受"拉布"影響，未能完成。幸而，商經局局長及特首先後提出將會重啟條例的修訂。希望政府能盡早研究及諮詢業界，並務求在下屆立法會會期內完成立法工作，追上國際步伐，追上現時社交及數碼媒體高速的發展。除了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外，在"十四五"規劃下香港也得到中央支持，要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角色。為了更好地把握機遇，政府提出重組架構設立文體旅遊局、加強海外辦事處在文化推廣上的角色等建議。對於設立文體旅遊局，亦是回應了我早在2012年已提出的建議和業界的共識，期待構思可以盡快落實，充分發揮文化藝術、體育及旅遊協同效應，相輔相成之下，帶動香港文體和旅遊產業的發展。回歸20多年，香港一直未能完成第二十三條保障國家安全的立法的憲制責任，導致過去數年香港社會政治爭拗不斷，內耗不斷，甚至演變出文明社會不能接受的激進暴力行為。身為議事廳內的一員，目睹過去香港一直推行的民主制度存有諸多漏洞和缺陷，制度備受質疑。幸而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及香港選舉制度得到完善後，原有制度的弊端得到修補。在中央提出在確保"愛國者治港"的實踐下，以及作出完善選舉制度的舉措後，政府、立法會和社會各方將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我深信新一屆立法會可以更集中精力處理好經濟、民生問題，齊心合力，為市民服務。

想起在2016年，九龍東的選民以51,516票託付給我的信任，令我能夠晉身議會，市民的支持就是我在議會堅持的最大動力。我想藉此機會，向正在收看電視直播的朋友說："柯仔"沒有辜負你們的期望，一路走來，我也謹記"貼地為民生，拚搏為九東"，履職盡責，始終如一，把大家的聲音帶入議會，努力推動香港變得更好，為國家、為香港、為市民服務。代理主席，回顧過去，我在議會內保持高出席率，對社區大小事務跟進、對政策權益爭取，亦要求自己"深入和執着"，向市民匯報工作、接受市民監察，亦是我的"自覺和堅持"。在2019年的"黑暴"浪潮，立法會被暴徒衝擊破壞，社會到處充斥極端暴力。更誇張的是，在座有多位同事和官員被人"起底"恐嚇、人身攻擊，被人冒名叫外賣，又被人在網上欺凌，對此大家也記憶猶新，而我也是受害者之一，現時全世界也知道我的地址。代理主席，但我從無退縮，為確保大會能夠順利召開，我一次又一次在大樓通宵留守。面對暴力和人身威脅，我仍然選擇無畏無懼，堅守崗位，繼續在議會工作，堅持地區服務。義工和街坊自發地為我巡視，九龍東最多立法會議員辦事處的我，感到高興和感動，回想一幕幕的經驗可謂相當難忘。我亦感謝與我並肩作戰的多位義工，他們無條件的支持，以及市民無條件的信任，對此我是感恩的。代理主席，新冠疫情爆發，全城一片恐慌。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們的團隊仍然堅守前線，那裏有疫情，便衝去那裏為市民服務。我對我團隊的工作感到驕傲。我亦要感謝中央支持，在香港訂立《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令香港由亂變治。立法會在延任的一年重回理性、務實、高效的議會，在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下，我看到議員發揮職責，理性論政和監察政府。事實證明，很多事情並非靠搗亂，並非"逢中必反"，不是"為反而反"便能夠成事。眼見我們不少建議及惠民政策也得到落實，市民在地區更加明白建設力量的重要，對我們的工作更加信任。代理主席，房屋是我在議會中向政府"追數"的重點議題。過去種種原因和限制，令房屋問題越積越深。在中央的關心下，我相信下屆政府會以突破思維來處理房屋難題。過往，我與民建聯倡議了很多安居切實可行的政策，我亦希望特區政府能夠以人為本，一一落實，解決基層住屋難及樓市熾熱的問題，才可做到人人安居樂業。代理主席，很多人也知道我是潮州人，潮州人寄情於功夫茶，做人與飲茶一樣，大家也知道，這杯茶又熱又苦，但我也會勇敢嘗試，這正好表達出我當初進入議會的心情。第二，茶入口時，大家會感到又苦又澀，但嘗過苦澀才會有後面的回甘。代理主席，我相信苦盡甘來，只要堅持，一定可令市民看到得益的成果，我亦會因此感到滿足。即使去年我家人身體出現變化，我亦曾表示不會爭取連任，但在立法會延長任期期間，我繼續堅守承諾，堅持完成整個任期，這便是我一直以來信守的承諾，有始有終。代理主席，此時此刻，回顧我整個任期，我認為是甘多於苦。經歷過最困難的時候，直至現時面對新時代、新挑戰，我有份參與其中，做一位堅定的愛國者，為國家、為香港、為市民，我感到十分榮幸和自豪。我告訴自己及身邊朋友，努力和上進並非做給別人看的，而是不要辜負自己、不要辜負此生。

近日很多傳媒朋友、很多市民和關心我的人也詢問我的去留，我想藉此機會感謝他們的關顧，但答覆就要留待民建聯公布。今屆議會任期快將結束，其實亦是一個開始。我相信，立法會和特首選舉完成後，香港會正式踏入良政善治的時代，市民期盼行政和立法關係能夠打開新局面。代理主席，我想藉此機會向各位議會同事、民建聯的黨友、媒體朋友、秘書處同事、保安同事，以及經常為我們準備茶點的同事，對於他們的付出和努力說一句多謝，再次感謝一直支持我的民建聯團隊、為我在前線解決很多問題的好友，他們是我的最強後盾及前進的動力。我亦要藉此機會，鄭重地感謝我的家人，在過去數年，我一直把他們放在最後的位置，無論"黑暴"、疫情，我都衝到最前，不計較自己的安危，但卻連他們的安危也未必顧及到。代理主席，多少句感謝，多少句抱歉，"柯仔"永遠也會記在心中，服務市民也是繼續不變的。最後，我在此祝願各位同事也順心順意，心想事成，另外馬到功成，亦希望大家在議會內能夠繼續發揮建制力量，為國家、為香港、為市民出一分力，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今日來到第六屆立法會最後一次大會，辯論告別議案，相信大家都是百感交雜，百般滋味在心頭，就像剛才柯創盛議員所說。特別是我相信我們同事一起見證了很多事情，有難忘的回憶，高高低低都有。當最黑暗的畫面出現時，我們在一起；現在到了黎明時，我們也在一起。我自己是在2018年3月11日經補選加入立法會的，算是議會裏最新的議員。當了3年半議員，我特別想借此機會，衷心多謝很多朋友和我的支持者。我印象很深的是，宣誓當日，我經過這條長長的走廊時，心內不停在想，我加入議會是要為市民做實事，要多做一些民生的工作。當時，我自己拿着107,479票的市民支持，在他們的囑咐下進入這議會工作，與大家一起共事也是我人生最光榮的事。就這項議案，其實有很多事情很想跟大家分享，但我自己選了幾件覺得最值得跟大家說說的。第一，當然是議會的政治環境。兩年前的"黑暴"事件，我相信大家都歷歷在目，立法會大樓受到衝擊和破壞，弄致完全破爛，這個議事堂被人完全破壞，亦有很多肢體碰撞，令我們議會尊嚴受到損害。但是我很記得，我們一班同事都緊守崗位，有很多個晚上都留在大樓內；不論是柯創盛議員、陳恒鑌議員、何君堯議員，各個議員都在這裏，都不想離開，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守着我們的議會，守着我們的尊嚴。對此，我相信大家都很難忘。第二，就是議會的工作。我自己很高興可以擔任不少工作崗位，當過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率團到芬蘭考察；亦當過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處理過14周產假、滋擾母乳餵哺等；亦當過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處理過垃圾徵費、清新空氣藍圖等。這些不同崗位都讓我涉獵不同的政策範疇，而相信我自己最感恩的，就是我最後出任《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即所謂的"劏房"租管，見證着這"劏房"租務管制的審議和通過。在此，我特別想借機會多謝各不同黨派給這個機會，讓經驗尚淺的我出任法案委員會主席，而"劏房"的問題亦相信是我自己最關心的，因為在九龍西實在有很多人所處環境很惡劣，其實他們一直都很想表達，但不知道怎樣發聲，我很感恩能在這個平台代他們發聲。

到達當地時，亦透過我們的駐日大使館，以及在很多朋友的支援下，最後可以安排包機返回香港，順利讓他們平安回來。這件事我相信對於我來說是特別刻骨銘心的，亦讓我更加覺得我們人在海外時，中國人的身份多重要；到了外地時，我們的國家有多照顧我們，我們有多大的後盾在後面幫助我們。代理主席，在這3年半的時間，我真的經歷了不平凡的人生。上述幾件事，對我來說都是記憶猶新，亦令我很熱愛這份工作，因為可以幫市民做實事。在進入良政善治的新時代，我相信新一屆立法會亦可以為市民做更多事情，繼續很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好地服務市民。當然，我希望接下來盡快處理好疫情，盡快通關。不過，順帶一提，亦多謝司長當時派發1萬元，消費券其實當時真的幫助到市民走出一大步。代理主席，來到這一刻，立法會已回復理性議政的場地，我在此特別想借機會多謝多位同事大家合作無間，亦要多謝我自己議員辦事處的同事很多時候到很晚仍在努力為我們工作，亦多謝秘書處一直緊守崗位；希望未來在不同的領域和崗位上，有更多合作空間。

今天早上在我們開會之前，當蔣麗芸議員踏入會議廳時，會議廳內眾人馬上起哄，因為大家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覺。"Ann姐"今天悉心打扮，相信是因為重視今次會期的最後一次會議。我相信大家沒有留意我今天的裝束，其實沒甚麼特別，只是與我在今屆會期開始及進行宣誓時穿着的衣服一樣。我只是想表達一個信息，就是我們所有建制派議員在過去5年這個驚濤駭浪的情況之下，都是始終如一、緊守崗位、為市民服務。

總括而言，上一屆的工作是相對辛苦的，由於有議員無了期的"拉布"、一項議題動輒辯論數個星期，而那些根本不是辯論，只是為了"拉布"而無的放矢。我們每晚開會都開到晚上10時，為了處理這些"無厘頭"的臨時動議，更要坐在這裏按鈕超過千次，實在令人感到非常疲累，更加感覺到是在浪費青春。我們幾經辛苦捱過了這一屆——即上一屆——以為第六屆的局面就會好一些，怎料情況更差，甚至非常惡劣，因為議會暴力開始。他們甚麼花招也有，好像阻礙開會、衝擊主席、扔臭彈、潑臭水、開擴音機、放投影器等，這些行為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阻延會議的進行，拖垮政府的施政，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自從訂立了《香港國安法》，我認為立法會的情況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黑暴"消失、社會由亂變治，加上完善了選舉制度，以及落實了"愛國者治港"的理念，社會明顯產生了變化，市民開始對政府的施政抱有更大期望。我希望來屆立法會能夠與政府在互相支持及互相制衡的情況下，充分發揮我們的獅子山精神、迎難而上，為市民帶來幸福快樂的生活。說到支持政府施政方面，我希望在這裏表達一些意見。我希望我們的官員都明白，他們擁有的是權力。他們既然坐上這個位置，就必須以民為本，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按本子辦事。套用領導人的說法，就是施政必須令民眾獲得幸福感、滿足感，民怨才得以消除，社會才得以和諧。最後，我要衷心感謝一直支持我的航運物流及交通運輸業的朋友積極就更好的營商環境及建設更美好的香港提出寶貴的意見。另外，我亦感謝立法會秘書處各位同事過去5年不辭勞苦，更加感激在座各位同事的支持。在這裏我祝願預備再接再厲、繼續參選的同事順利當選，決定退下火線的同事生活愉快。

大家會看到，反對派議員基本上是無底線的"拉布"行為，把我們很多政策及工程撥款全都希望拉倒，這些如此用心險惡的行為險些葬送了香港。不過，幸好我們有國家這個強大後盾，中央出手通過《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正本清源，令我們立法會能夠走出亂局，香港社會可以恢復穩定，亦迎來美好和充滿希望的新時代。代理主席，我們常看到或聽到習近平主席經常說"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認為這句話對於從政的人來說非常重要。以往我曾聽過有些反對派前議員說，他們從政的初心是服務市民；但久而久之，他們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變成為服務外國勢力的棋子，忘記他們自己的初心，變成反中央、反特區、反《基本法》、反"一國兩制"，結果他們的下場，大家也看到。因此，如果我們忘記了初心，後果其實會相當嚴重。我作為議員的初心很簡單，就是服務市民。我記得我首次參選立法會議員時，有一個大家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老套"的口號是"一心服務，一生承諾"。這個初心，我記到今天，亦是我進入議會後希望繼續為市民做的事情。最記得我與代理主席你進入議會時我曾提出，青年人要置業安居的計劃，當時有不少人批評我，青年人何須安居置業？可是，今天13年後，大家會看到，對於年青人來說，住屋問題確實非常重要。我看到李司長在席，他當年擔任局長時看到我最感到頭痛的事情是——不知道司長是否記得——當年常常追着他要搞好動物權益，要求成立一個調查虐待動物個案的警察隊伍。在很多人看來，其實這不太重要，但在社會上，大家對於動物權益越來越關注，議會亦有很多同事，例如梁美芬議員剛才提醒我："你一定要記着替我們爭取動物權益"，現在警方又有進步，成立了一個動物罪案警察專隊，這便是在我們議會和民間共同努力，政府願意回應社會訴求的一點成果，這亦是我們社會向前走的動力，即使是一點進步或向前走的一小步，對民生或市民來說，其實有極重要的意義。

今年由於疫情關係，我們議會已延任一年，在這一年中，我亦有份參與完選舉制度法例的審議和投票，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是讓我們議會重回正軌的重要舉措。當然，我們在議會內亦有剛才多位同事提到的，我們修改了《議事規則》，杜絕"拉布"的情況；再看回數字，當一些用心險惡的反對派前議員不在時，我們的議事效率大幅提高，我們通過的法案有46項，比過往平均20項多出很多；我們今年批出的撥款是3,200億元，比過往亦多出很多，這些全部都是涉及民生的議案和工程項目。由此可見，議會只要恢復正常職能，做回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其實是會大有作為的，亦能幫助我們社會向前走，改善香港社會民生和經濟。代理主席，我作為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在今年內，我亦見證了一項很重要的法案通過，便是大家共同審議的對《入境條例》的修訂，是為打擊我們經常關注的假難民問題——這亦是我和李司長早前在保安事務委員會的共同努力——因為大家也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在假難民身上共花了60億元，這60億元如果投放在民生政策上，其實可以處理很多事情。現在法例通過後，我相信我們可以解決這問題，亦替納稅人節省了不少金錢。另外一件事情是大家可能沒有留意的，便是我們通過了於皇崗口岸實施的"一地兩檢"措施。這對於返回內地的市民或經商的人士來說非常重要，但社會上好像沒有甚麼人知道，因為沒有了用心險惡的反對派"拉布"時，"一地兩檢"問題便變得非常輕易，如果大家回想在審議有關高鐵的議案時，我們卻用了非常長時間才能解決。這些都是在議會正常化後我們能辦到的事情。最後，我也想藉此機會，感謝我們秘書處的職員、我的助理，以及支持我的選民，亦希望未來我們......各位同事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其實，在本屆立法會進行宣誓當天，大家便已看到有人藉宣誓侮辱國家，激起公憤。

當然，同事今天亦指出了重點，就是以往許多反中亂港的議員，最後淪為替外國勢力服務的棋子。

在此順帶一提，既然本港已完善選舉制度，我寄望將來的立法會能真正回復良好狀態，令行政立法關係重回正軌。

代理主席，第六屆立法會相信是歷來最峰迴路轉、最翻天覆地的一屆。政治泥沼癱瘓議會丶顛覆社會秩序、破壞香港安寧，現在回想起來，每一幕均觸目驚心，深深震撼我這名議會新丁。還記得本屆立法會成立之初，已發生宣誓風波。那些所謂"代議士"，借假民意在議會內大搞"港獨"，大放厥詞，傷害國家和民族感情，最終因宣誓無效而被取消議員資格。其後，"攬炒派"議員更變本加厲，猖獗地將議事廳當作抗爭舞台，罔顧香港的經濟民生，惡意"拉布"，令議會的審議工作停滯不前。2019年，"黑暴"亂港，立法會大樓更史無前例的遭到暴徒衝擊及破壞。持續的街頭抗爭與暴力衝突，令社會充斥"黑色恐怖"，加上新冠疫情襲港，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被迫押後一年。香港承受從未經歷過的衝擊與撕裂，人心不穩，百業蕭條，東方明珠的百年基業幾乎毀於一旦，令人憂心如焚。幸好，中央政府果斷地落實《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令社會可以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加上疫情受到控制，經濟逐漸復蘇。立法會在沒有"拉布"、流會丶瘋狂點算人數、衝擊主席台的混亂情況下，終於可以回復正常運作。在過去一年的延任期，立法會高效地通過政府提交的39項法案，為過去20年來最多的一年，真真正正造福民生，開展良政善治的新局面。回顧這5年的議會生涯，工作上雖然遇到不少困難與挑戰，但亦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

至於影響無數新界居民的收地清拆補償安排，我們亦成功爭取將特惠補償上限由60萬元增至120萬元。此外，擴展光纖網絡覆蓋範圍至偏遠鄉村、就公眾碼頭進行改善工程，以及放寬村屋天台太陽板高度限制至2.5米等政策，亦先後落實，惠及鄉民。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修訂《新界條例》以處理"祖堂"問題，從法例上完善"祖堂"制度，釋放祖堂土地發展潛力，這亦是鄉議局多年來積極倡議的成果。更令新界人欣喜的是，政府願意以新思維規劃和發展新界邊境土地，構建北部都會區，並釋放新界土地資源，形成"雙城三圈"的空間格局。此乃香港未來的發展重心，定必能帶動香港再次騰飛。一步一腳印，5年的議會工作帶給我非常寶貴的從政經驗。當然，仍有許多事項需要繼續努力地與政府協商，方可令相關政策得以落實，包括放寬沙頭角墟邊境禁區、發展棕地及重置作業、活化偏遠鄉村及加快新界交通基建設施。這些全是我一直積極跟進的事宜，亦是鄉事界別頭等重視的大事，未來仍需要鄉議局上下一心，與政府共同努力，攜手合作，以求取得成果。數天前，梁君彥主席以五味人生來形容過去非常特別的5年。其間，香港經歷了世紀動盪，現在終於走出黑暗，迎來良好的管治局面。此刻正是香港市民萬眾一心，重新出發，謀劃未來的大好時機。特區政府必須集中精力，改善經濟民生，抓緊國家"十四五"規劃帶來的龐大機遇，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令香港在祖國的支持下，得以再創高峰，長治久安。

代理主席，我首先要感謝閣下動議告別議案，讓我們有機會回顧第六屆立法會的風風雨雨，抒發個人感受。我認為第六屆立法會是有挑戰性的，經歷過最壞的時間，亦經歷過最好的時間，令人難忘。本屆議會以梁頌恆和游蕙禎的辱華宣誓拉開序幕，此後就變得永無寧日。幸好主席梁君彥議員和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沉着應戰，極力維護議會秩序。影響最大的，當然是2019年修訂《逃犯條例》所帶來的大震動。當時，"攬炒派"議員與外國勢力互相勾結，企圖顛覆政權；黑衣暴徒則恃惡橫行，四處縱火打劫，做盡傷天害理、禍壞香港的事情。他們甚至闖入議事廳，砸毀立法會，將整個香港弄得天翻地覆。時至今天，當我們回想起那段黑暗日子，心中仍猶有餘悸。可以說道，修例風波已成為香港難以磨滅的傷痕。"反中亂港"之徒對國家和香港所作的惡、所作的孽，香港市民永遠不會忘記。無論他們現時身處監獄還是逃跑到外國，他們永遠都是香港的千古罪人。

代理主席，身為金融服務界的立法會議員，我想借此機會感謝所有支持我的選民，讓我在過去9年有機會為大家服務。我自2012年當選立法會議員以來，對服務業界的初心從未有絲毫動搖和改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維護國家的金融安全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讓香港的金融業有更好的發展前景。我感謝國家一直大力支持香港金融業發展。在我任內，香港金融市場穩定，發展蓬勃。

我認為，能夠切實幫助業界經營，便是對我的工作最好的回報。最令我遺憾的是，我一直極力促進香港政府帶領香港券商開拓內地市場，讓優秀專業的香港券商能進入大灣區設立辦事處，為內地投資者提供優質服務。無奈的是，這項倡議一直未能落實，大大局限了香港券商在內地的發展。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加緊與內地有關部門溝通，未來我亦會繼續跟進有關發展，希望為業界創造更廣闊的將來。最後，我想說句，我很榮幸能夠和所有建制派議員共事。

我相信，將來大家不論擔當甚麼崗位，都一定會用心服務社會，貢獻香港。代理主席，要感謝的人和想說的話實在太多，但因時間所限，我唯有將千言萬語化成一句祝福：祝願祖國繁榮富強，香港明天會更好，市民未來會更幸福。
代理主席，我們小時候聽過很多童話故事，各式各樣的童話故事，我想大家都聽過；但是，無論甚麼故事，我們最經常聽到的結局是甚麼呢？都是那一句：王子和公主以後每天都幸福快樂地生活下去。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詳，這是童話故事的結局。然而，人生不會如此理想，王子和公主總會遇到問題，可能其他人表面上察覺不到；一對夫婦在回家後可能會為子女的教育問題爭吵，最後甚至弄致離婚，如此正常不過。我們每天都會面對很多新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甚麼呢？沉得住氣，想方設法克服困難，解決問題。公共政策也如是。便是我們要看清楚真正的社會問題是甚麼，然後找出一個好的辦法解決；但往往新方法解決了老問題，也會衍生一些新的問題。這便等於有重病時，醫生開藥方治好，藥物也會有副作用，但是，只要副作用是可控和可接受便可以，公共政策的運作基本上也是這樣。過去數年，立法會最大的問題的而且確便是有一股反對"一國兩制"的力量，不是利用議員的公權力以改善施政，而是企圖拖垮特區政府的施政、癱瘓立法會的運作，特別是抵制任何涉及國家和"一國兩制"元素的政策和議案；過去數年，很明顯的例子是有關高鐵"一地兩檢"和《國歌條例》。我也曾是某法案委員會的副主席，深知一旦涉及國家和"一國兩制"的元素，審議法案的會議廳便會變成戰場，槍林彈雨。過去一段時間，立法會好像"撞邪"般，俗語說是"被鬼壓"，動彈不得，而議事廳變成大笪地，有議員公然搶官員的電話、搶文件，有議員則在你後面爬上去，好像猴子般爬樹，有議員則在主席台前好像拳王般跳來跳去，還有議員好像江湖術士走到桌上唸咒語、撒溪錢；簡直是荒誕、胡鬧。議會根本在過去不能議政論政，在這個情況下，特區政府不能暢順施政是情有可原，而當然最惡劣的情況，就是出現在反修例事件期間。不過，大家也知道，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舉安排後，反對派退場，立法機關亦終於清醒，發揮作用，一個又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議案可以在立法會順利通過；例如最近有關"劏房"的租務管制、垃圾徵費、海外醫生註冊、禁止電子煙和加熱煙的議案，這些議案獲得通過的情景，都是過去數年不能想象的。當然，我們很希望政府官員能夠積極有為、不避難、有擔當，提出法案解決社會上現時仍在積累的老、大、難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解決了一個問題，就可能衍生其他問題。當議會回復理性之後，官員再不能以"立法會阻頭阻勢"這個原因，作為擋箭牌而不作為。官員更應小心避免這樣做，千萬不要輕視議會——這個立法機關——民意代表的角色，千萬不要以為數夠票便不會見議員，不解說政策。

因為大家知道，過去在議會內很多議員，特別是我們民建聯，都有就着選舉安排，例如投票時間、境外投票等提出意見；但無奈地，在剛剛星期一公布的選舉活動指引之前或之後，政府都沒有跟我們談及此事，而我們是完全依靠新聞報道，才知道原來公布了指引，我們都是靠記者致電詢問我們的看法和回應，我們才知道原來已公布了選舉活動指引的細節，而當中我們所提出的任何建議，政府都充耳不聞，沒有出現在這份指引內。

我衷心希望官員要以此為鑒，多點跟議員溝通，做不到的也要向我們解說，告訴我們為甚麼做不到。

今屆議會，我有幸跟議會中各位同事並肩作戰，渡過香港社會和議會最艱難的時刻。在此，我衷心祝願大家從心所欲，但更希望各位同事在百忙中都要愛護家人，陪伴家人，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在過去數年最艱苦的歲月中，我們的家人面對的壓力絕對不會比議員少。

剛才同事提及一些亂象的時候，我有一些感受。

原來我這個口罩有些隔臭作用，大家可以問我在哪裏購買。我又記得一些亂象，其中之一就是2019年的"六一二"事件。我們當天十分辛苦才回到立法會，在立法會大樓內有8位同事。我在此也要公開鳴謝當時有同事貢獻他們辦事處的食物給我們，因為當時早上回來，沒有想過立法會會受到這樣的衝擊。

因為我們看到在大樓裏面，除了我們和一些議員助理之外，還有很多清潔姐姐。

我在此一定要說，我十分高興在我的任期內，或者由2012年第一次進入立法會至今，令我最有成功感、覺得有滿足感的，便是可以在今年5月通過我提出的私人法案，修訂《水務設施條例》，限制"劏房"業主濫收住戶水費。如果不是泛民總辭，令議會可以變成一個有效率的議會，我相信由我2017年開始提出這項條例草案至今，我們也沒有甚麼機會可以處理得到。此外，我要感激在這段時間，我們的議會同事、建制派同事共同打了那麼多場仗，我們不單是同事關係，更加是戰友關係。其實，很多人覺得香港建制派好像一盆散沙，但我覺得這幾年令我們更加團結。當然，我們要多謝"班長"，在我們"班長"和主席的領導之下，我們這些同事在那麼多場仗裏面，大家也各司其職地發揮自己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是大家團結一致。接着便是12月的選舉，我們的總書記習近平上星期在首次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談及，民主應該是全過程人民民主。他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便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的時候才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我期望未來透過中央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在12月舉行的選舉，我們真的可以體現到全過程的人民民主。每一位參選人不僅在選舉時要討好選民，在選舉之後，更加要落實他們對選民的承諾。所以在未來一屆，我們期望第七屆的立法會將要為香港肩負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真的要落實全過程的人民民主，令到香港的民生問題、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得到解決。

最後還有數分鐘發言時間，我在此當然一定要多謝家人，不可以不多謝家人的，我要多謝我的家人。

主席，日前在立法會惜別晚宴上，你"老人家"提到過去5年的議會生涯，"五味雜陳樣樣齊"，議會同事亦感同身受。適逢今屆立法會是特區成立後的第六屆立法會，"六"在中國社會是一個象徵吉祥的數字，代表議會遭遇大風大雨後，必定會雨過天青，煥發新機。我作為新丁議員，在本屆"4+1"任期內，親身經歷了議會政治的大時代轉變。由開局初期的宣誓風波，再演化出一系列議會亂象，直至"黑暴"期間出現最混亂的狀況，令人無限欷歔。幸好，中央及特區政府果斷出手，一方面雷厲風行實施《香港國安法》，止暴制亂，牢牢掌控了局勢。另一方面，亦在本屆任期的最後階段，一錘定音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可說是徹底扭轉局面，"愛國者治港"原則成為主流共識，行政與立法亦回復良性互動，社會逐步安定，實現了由亂變治的轉變。作為工業界的議員，我的工作與我所代表的業界息息相關，其中包括由我提出推動再工業化的議案，最終獲得各位議員同事的支持及通過，亦促使當局迅速回應我提出的政策方向。同時，對於政府提出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我代表業界持續發聲，爭取最好的方案。另外，我也成功提請立法會審議並通過了《2019年聖約翰學院條例草案》，涉及的是我過去在香港大學就讀時居住的宿舍。說到再工業化，我要特別感謝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他是工業界的前輩，平時由於須主持大局，所以在議會內並沒有直接參與相關議題的辯論，但以他在業界的豐富經驗和真知灼見，一直都是我們學習和借鏡的對象。同時，我亦很高興看到有越來越多同事為香港推動再工業化發聲，這便不能不提到周浩鼎議員，他日前發表了一份關於再工業化的研究報告，深受業界的歡迎及政府的重視。我十分期待大家可很快重返議會，並肩努力，繼續為業界發聲。主席，總結5年的立法會工作，我要衷心感謝一直支持我的市民和朋友，特別是我代表的工業界同仁，以及經常向我提供寶貴意見的經民聯黨友，因為只有藉着他們的鼓勵和協助，我才可以真正發揮立法會議員的職能，擔當業界和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監察政府的施政成效，以及確保公共財政用得其所。隨着第六屆議會工作結束，相信有人只是短暫告別，然後便會重回議事堂，當然亦有人會真正告別曾經服務、奮鬥的議會，享受更豐盛的人生。無論如何，大家都會藉此機會向應該致謝的人致意，因此，我認為這既是一項告別議案，又是—項致謝議案。

我最記得當年有議員擲蕉，一位極資深的民主派議員對我說，立法會是一個莊嚴立法的地方，如果立法會也沒有規矩，年青人一定有樣學樣。教壞年青人容易，將他們重新教好則非常困難。事實上，在第六屆立法會期間，各種衝擊、搗亂、拖慢議會的手法層出不窮，不斷惡化。同時，在有計劃的煽動之下，社會對暴力的接受程度亦不斷上升，甚至有人鼓吹暴力可以解決問題，又有計劃地摧毀香港人守法、包容的核心價值，聲稱暴力是政府迫出來的，把暴力合理化。這種把香港人心智劣質化的謬論，確實影響了香港一兩代人的思維，令他們變得很偏激。現時很多人在作出判斷時不是看事實，也不考慮理據，只按政治立場判斷對方是朋友還是敵人。這種非友即敵的思維方式，相信將會長期影響香港人，要有相當長時間的治療和糾正，才有希望復原。在今次"黑暴"中，我感到最可惜和最痛心的依然是年青人。年青人通常比較熱血、激情，但欠缺實際社會經驗，特別是較年輕的中學生，很容易被一些經過美化和浪漫化的口號吸引，被人利用作一些違法的行為。今次暴亂中，"黑暴"的幕後主腦正是利用年青人這個特點，煽動他們參加暴亂。年青人可能只是聽了三數似是而非的口號便信以為真，走出街頭做出違法的事情。為了達到"黑暴"主腦的政治私利，年青人成為犧牲品，實在令人痛心。須知道被捕的年青人除了要面對刑責，亦會前途盡毀，影響終身。但是，即使僥幸未有被捕，他們在經歷今次如此大的衝擊後，難免會對心理造成負面影響，部分人可能留下不可磨滅的心靈創傷，有些甚至會發展為反社會人格，同樣都可能影響終身。另外，一個年青人出了事，全家人都會受到影響，都可能會活在陰霾中。我認為社會應該體諒這些年青人，政府亦應協助或引導他們走出陰霾，重回人生正軌。大家身邊可能也有朋友或親戚移民，他們到了一個新地方，需要重新適應，以往在香港累積的人脈也全都失去。部分人可能因為誤解了《香港國安法》，擔心生活受到影響而離開香港，這其實都是謬誤，大家只要奉公守法，平常生活便沒有問題。事實上，《香港國安法》令香港社會谷底反彈，再次讓我們得享安穩的日子。我希望大家多些了解國情，開拓自己的視野。留在香港的年青人，希望他們能夠把握機遇，憑藉國家作為香港的後盾，除了在香港甚至也可到大灣區一展拳腳，改善生活。作為財務委員會的主席，財委會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想藉此機會衷心多謝各位議員，包括在席議員及很多身處樓上辦公室的議員，他們在財委會最艱難，需要長時間不斷開會的時期，仍給予全力的支持，我沒有聽過任何一句怨言。我要特別多謝黃定光議員，當場內只剩下數人的時候，他必定留在座位，有時臨近表決一刻，我更會提醒他幫忙把議員們找回來。由於時間實在太長，這是完全可以明白的，但我對黃定光議員的堅持實在是衷心感謝。我亦對法律顧問和秘書處同事專業及中立的服務，表示衷心感謝。最後，我寄語新一屆立法會，香港在過去20多年來，政府施政一直被反對派拖後腿，即使有國家大力支持，經濟只能原地踏步，社會更是百病叢生。我們已浪費了很多光陰，是時候拉起衣袖，一起為香港做事，協助政府解決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確實能確保2019年的黑暗日子不再出現。我希望香港已度過最差情况，經歷浴火重生，鳳凰再現，再展生機。

主席，首先要多謝支持者、義工、陳恒鑌團隊，令我可以留在議會裏一直為大家做事，亦多謝民建聯及新界社團聯會的兄弟姊妹在議會內與我並肩作戰。多謝各位同事一起堅守議會，我們一同走過高山低谷，經歷過無盡的"拉布"，曾試過吃一碗麵要3次走開，因為響了3次傳召鐘。我們亦曾發明在此堅守45分鐘，接着的15分鐘可讓大家上洗手間的對策。

常有人問香港何時才得享安寧，有些市民也說今天沒有立法會新聞，好像沒有戲可看一般，但我相信市民看得多也會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以為立法會是要有些人在吵吵鬧鬧才能做事。但是，相信經歷了這麼長時間後，大家已知道以前的吵吵鬧鬧，其實是在浪費議會時間、浪費香港的青春、浪費納稅人的金錢。香港從來不簡單，在大國博弈之中被推到風口浪尖。當社會被"黑暴"騎劫及遭到外國勢力衝擊，我感受最深的是沒有國便沒有家。國家的偉大之處是在黑暗中出手拯救香港，為香港創新天。當"一國兩制"遭到破壞時，國家給我們匡扶、注入正氣及排毒，讓香港得以重生。警方拚搏做事的每一幕，相信所有市民都歷歷在目，是他們守護着香港，令香港可以走出陰霾。有經歷便有長進，令我們更加珍惜"一國兩制"，珍惜國家及香港。過去5年，尤其是在很困難的時候，我不時都會請出"小鳳姐"。"小鳳姐"過往已曾出場多次，但我請她出來，是因為我在很困難的時候，心裏都會哼着以下這一闕歌："道路段段美好，縱是血與汗營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為我鋪，但願日後更好，我願永遠莫停步，我要創出新績，要用實力做旗號"。即使在困難當中，我們仍然步步向前，雖然做事比較困難，但過去數年的工作其實也有不少成果。例如我一直比較關注的交通議題，取消青嶼幹線收費的建議得到政府支持，還有訂立渡輪政策、把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門檻下降至200元，以及將補貼比例提高。

就着車位問題，我們也爭取增加車位的供應，以及改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令將來的供應能回復正常水平。

同時，中醫藥發展隨着大灣區的發展亦可創造新的機遇，未來甚至可由中醫轉介提供造影服務。

有數個重大問題亦已獲得處理，例如改革香港電台。一如大家所知，港台過往有很多不大光彩的行為，改革港台的建議最終得到落實，是我們一起在此推動的成果。至於在荃灣進行重建，由於我來自地區，所以對於社區的發展、地區的需要和情況，可說十分清楚。我們最終得到政府的支持，願意落實荃灣重建計劃，並就此進行規劃。政府亦最終答應我和鄭泳舜議員的倡議，就《消防安全條例》進行修訂，令市民無需再心驚膽顫地居於沒有消防設施的大廈。因此，我們真的經歷了很多，香港也即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前面的困難相信還有不少。能夠在香港這個很重要的轉折點為它服務，我認為是無上的光榮。感激同事過去多年來的提點，很多官員私下亦與我有很好的溝通，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再與大家並肩作戰。最後，希望再次引用"小鳳姐"的歌曲與大家共勉："明日再要走幾多路，誰人能計，誰能知天有幾高，憑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終得到，以後就算追憶也自豪"。

主席，這次已是我加入議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我想藉此機會感謝立法會秘書處，並感謝立法會各同事對我的體諒和支持。

議會今天之所以能夠在這裏辯論告別議案，已經是立法會撥亂反正，重歸正軌的一個很強的標誌。我於2008年進入立法會，在當時的立法會，我也享受了兩三年比較正常、比較有規律的議會生活。當時，議員之間其實也有不同的政治取態、有政治爭拗、對很多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但議員也能夠尊重《議事規則》、尊重其他議員的看法，然後通過民主方式表決作出決定。很可惜，搬進新大樓後——"祥哥"剛才說是2011年，應該也是2011年——"拉布"這些劣質化的議會文化開始在本議會產生。

所以，本議會便是這樣一直劣化。主席，回首本屆立法會5年，我們其實可以明顯地分為前4年和後1年，前4年可以用"噩夢"來形容，而最不堪回首的當然是在"黑暴"橫行期間。在那段期間，議員連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家居也沒有保障，因為會被人"起底"。

在電視機前的我看到這種情況，既憤怒亦無奈；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在那一刻真的感到面目無光。此外，我當時還要擔心有沒有同事在大樓內呢？他們的人身安全如何呢？議員辦事處裏的電腦資料和文件會否遭殃呢？那晚真的徹夜難眠。第二，是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竟然搞了接近7個月仍未能選出內會主席。我相信在議會紀錄裏，這應可算是前無古人，而接着可能是後無來者，為何我會說後無來者呢？因為我們察覺到《議事規則》的這些漏洞，所以在最後這年，利用一年的時間修改《議事規則》，堵塞這些漏洞，令下一屆的同事、留在議會的同事，都不會經歷這些如此荒謬的事情。當然，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後，立法會應該可以逐漸轉向優質化。

主席，我進入立法會由2008年至今已經13年，有幸與各位同事，或經歷了"黑暴"後，我可稱大家為戰友，大家一起合作。雖然間中我們也會有口角，我曾試過罵鍾國斌議員和他旁邊的邵家輝議員，但很多時候，我們也能互相諒解，對很多事情，我們都是理性解決。所以，我在此衷心祝福各位可以"留班"的同學，祝他們工作順利，事事如意；而各位畢業的同學，我亦祝他們另有天地、生活愉快、身體健康。主席，我必須藉此機會感謝我的議員辦事處的所有同事。在這麼多年來，我們所有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均有他們的汗水，在此我要公開多謝我的同事。此外，當然亦需要感謝立法會秘書處的同事，包括經常為我們服務的管事，以及尤其在艱難的時刻，堅守崗位，維護立法會運作的保安組同事，他們非常負責任，在立法會最艱難時，能夠維護立法會的運作。

我首先多謝我的業界對我的支持，讓我可以在議會服務了9年，我亦多謝大眾市民對自由黨的支持。實際上，今天我很想多謝立法會秘書處。

我們坐在這裏按掣也要花10多個小時，你說他們要花多少時間去看那些無聊的修正案？在這情況下，我真的首先要多謝秘書處過往的辛勞。第二班我要多謝的，當然是負責保安工作的同事。

過往這幾年，你坐在那個位置是絕不容易的。那班泛民說的全是廢話，有時他們做些"大龍鳳"，你又要處理，當然，最要命的就是郭榮鏗搞了大半年都選不出內務委員會主席，那時你一個人坐在這裏，不能去吃東西，不能去廁所，有時我們看到你木無表情，這真的可以理解。我希望這段時間你可重展笑顏。我不知道主席你會不會再參選，如果會的話，我必定支持你再做主席。第四，我多謝大家議會同事。在這段時間，面對這麼困難的環境情況，大家十分團結：有的負責做"炮手"，有的就負責在背後做說客，各有分工，最後我們能在今日完成我們應該要做的所有工作。

雖然有時——黃國健議員也說過——都有一些爭拗，但是那不是最大的問題。同時，我也要多謝政府官員。在這段時間，他們真的受到很多侮辱，很多......即司長所說的"比髒話更難聽"的言語。政府官員很斯文，大多坐在這裏一笑置之，但是，所浪費的時間、公帑......尤其是財務委員會出現"拉布"的當時，很多時候，你們數以十計的高級官員坐在這裏看他們做"大龍鳳"，聽他們說廢話和"拉布"，所浪費的時間、資源、人力物力，真是無法估算。當然，這些已成過去，我知道未來的情況會大大改善。不過，我希望政府始終要改善一下處事態度，尤其是......建制派——我很"譖氣"，其實我已說過很多次——建制派的議員向政府提出建議，不會害政府，一定是因為看到很多漏洞，想幫政府堵塞漏洞，改善施政。所以，未來，我希望政府在任何推出政策之前，可以多些與未來第七屆的議員先溝通。別人給你建議，你就要多了解、多接受，這絕對是對政府的施政百利而無一害。但是，未來新一屆立法會有90位議員，屆時議會的會議速度便不會像現在這麼快——市民以為我們現在工作速度很快——因為我們本身應有70位議員，但現在實際上只有40位坐在這裏，而將來則會有90位議員，即多1倍，所以，未來審議法例的時間、開會時間將會較現時多1倍以上。主席，我剛才都提及，我在這裏9年零3個月，對我的人生來說，是最精彩的時段，我亦感到很光榮，可以在這段時間為社會服務。最後，我祝願繼續參選的議員可以馬到功成，退下來的議員，我則希望他們除了可以有更多自己的空間外，亦可以在其他崗位為社會服務。

主席，我感謝李慧琼議員提出告別議案，讓我們可以總結一下即將過去的議會工作，以及表達一下各人的感受。2012年我開始加入議會，合共經歷了9年的立法會生涯。總結而言，9年的生涯是有愛、有恨、有樂、有怒、有驚喜亦有驚嚇。過去的議員生涯，令我由過去只專注個人眼前的工作，擴闊至有機會參與社會整體事務，這9年真的可以說豐富了我的人生經歷。在此，我必須感謝民建聯的黨友，讓我有機會加入議會，有機會為大眾服務。回顧過去9年的工作，我曾經提出多項議員議案、政策改善等工作。例如我曾倡議強化職業教育，全方位協助青年發展生涯規劃，以及協助香港新生代成立嬰兒基金等。除了嬰兒基金之外，其他都能夠順利通過，政府亦付諸執行。所以，在此，我很感謝各位立法會議員對我這些議案的支持。但是，我也希望嬰兒基金終有一日會成為政府重要的政策。加入議會之後，我提出希望政府改善的第一個政策，就是重建舊的公務員樓宇。香港大約有200多棟位處香港市區住宅地段的公務員建屋合作社的舊樓。這些舊樓空置率比較高，大多數更位處市區中心，樓高只有五六層，一直空置，很多都沒有人居住，過去因為補地價的問題而遲遲未能重建。經歷9年之後，我很開心今年終於啟動重建工作。兩年前，我亦曾提出一項修改《醫生註冊條例》的條例草案，希望引入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改善香港醫生不足、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長的問題。雖然此條例草案最後由政府自行提出，但當中亦吸納了很多我們的建議，最終獲得立法會通過。我感到很欣慰，亦證明政府願意做的事，是可以做到的，而政府亦真的聆聽到市民的訴求。說到這裏，我要說說有關政府官員——在立法會與我一同共事的官員——其實我親身感受到他們是很勤奮盡責、為香港好的官員。我依然認為香港公務員是全球優秀的團隊。近年因為政治的問題，導致很多工作無法展開，政策無法推進，改善工作也無法進行，令到議員很煩躁。我阿Ann雖然經常說話聲音很大，質問官員的時候亦不太客氣，但我必須套用周潤發在一套電影中說過的一句話："我一向說話都是這麼大聲，但大聲說話不代表我沒有禮貌"，其實我與他們一樣都是急市民所急。我希望未來政府各部門能夠加強工作上的協調，簡化程序。我相信通過了《香港國安法》之後，立法會再沒有反對派"搞搞震"、搞破壞，下一屆立法會的工作會更順利。九年來，通過議會工作，我有機會認識到很多市民，甚至成為朋友。例如千人郵輪事件就是畢生難忘的，其後很多位都成為了好朋友。我想向支持我的市民說，能夠服務你們是我的光榮。最後，我必須感謝立法會所有共事的人，經常以無比耐心服務我們這群每個都如此有性格的議員。衷心感謝大家。

有一點吧，都是說要填海造地，在政策體制下，未必能夠關顧到每一個行業，但這是因為社會、政治環境，反對派天天在此"拉布"。漁農業有一個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雖然鍾國斌議員經常批評為何其所屬的紡織界沒有類似基金——但我們看回過去的政治環境，這兩個如此簡單、協助行業的基金也經常被反對派拿作人質，擋住他們口中的"惡法"。大家可想而知，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多麼可惡，一個小基金也要討論10多個小時。

有議員剛才也提到，議會內有數十枝槍，人人也有各自界別的利益，或自己代表的市民抱負和理念，所以一定會出現議員意見多元化，否則議會內也不會有這麼多爭拗——好像有人說黃國健議員及鍾國斌議員有爭拗——所以，所謂的意見"清一色"，很可能是外間向我們"扣帽子"，企圖抹黑我們，在改善了選舉制度後對我們的標籤。

就好像過往，對於中央，也有部分人不信任一樣，但這些工作香港人未來一定會理解的。我希望今天在席的李司長聽到議員的發言，可以回去用心思考，如何在政府體制內多些推動，令到未來的爭拗會更少。

便是不斷解說。

在過程中，我們的同事團結一致，全無退讓。大家當時回家亦有危險，車輛又會隨時被焚燒，而何君堯議員更被插了一刀，身邊的朋友全皆被"起底"，但凡此種種，其實是想我們噤聲。不過，建制派議員是不會容易退縮的。

主席，首先說聲抱歉，因為之前我按了鈕，但由於我剛才要趕去我的北角區見一名工業傷亡工友的家屬，所以我取消了我的按鈕，幸好趕得及返來在最後一輪發言參與其中。主席，2016年我由勞工界議員轉任直選議員，當時得到45,925名市民朋友的支持，使我可以進入議會繼續為大家服務。當然，我也要支持我們各個工會的工作，因為除了會務工作十分繁重之外，在選舉期間我們的工會亦擔當大量的地區工作，包括設置街站及做一些宣傳，都要動員很多工會的義工朋友。不久將來，港島區不再是一區，變成東西兩邊，所以大家即將迎接一個新的時代，亦迎接一個新的議會。對於一些不是投票給我的市民朋友，我也會多謝，因為反映了我們仍有不足，仍要繼續努力。主席，其實在這數年的工作中，我很開心認識到很多朋友，因為在地區工作中，我們除了經常要擺街站之外，亦在不同場合認識到很多社區上的愛國者。愛國者不單是管治團隊的一部分，其實民間也有很多愛國者，他們都是"仆心仆命"，為香港的穩定作出貢獻。在這麼多年來，我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另外，我想用4個字去形容我今屆的經歷，就是"悲喜交集"。先說"喜"，就是有了《香港國安法》及完善了選舉制度，令我們的議會終於可以重見天日，往後還會繼續向好。此外，在過去的艱苦日子中，無論面對響鐘、點人數、無理的規程問題、議會的衝突，其實我們建制派的同事全部都是互相扶持，亦互相幫助。我在此要多謝我們的班長廖長江議員及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當然還有"大主席"，還有我們工聯會的各位兄弟姊妹、立法會秘書處、保安同事及管事的同事。當然，大家都知道，我們作為工會人員，經常會與我們的前線工作人員交談，尤其是保安同事。要特別提到，我過去常與一些曾受工傷的保安同事溝通，知道他們在工作期間受傷，其實面對很大壓力，有時未康復就已經上班，是因為他們很強調並肩作戰、共同進退，亦看不過眼議會越來越亂。所以，保安同事勇於面對危險性，也是值得大家嘉許的。

有人會問，既然天下太平，還有甚麼擔心呢？其實是要擔心的。縱使一些假資訊已經被澄清，但是不等於"黑暴"分子會改變他們的想法或認錯，而且大家都知道仇恨的種子一旦播了出去，其實很難收回，煽風點火的人......當然裝睡的人不會醒，但被催眠的人亦很難會懂得醒過來。所以，我們全香港都要有一個居安思危的決心，時刻警惕"黑暴"文宣會煽風點火，而我們亦要盡快就假資訊立法及做好教育工作。當然，更加進取的，就是要令這些逢政府必反的人醒覺。為此，稍後新一屆的議會便要更好地發揮我們"愛國者治港"的優勢，解決矛盾、解決分歧、解決社會問題，令全社會都心悅誠服，朝着香港的發展目標一齊努力。

其實在郭榮鏗之前，涂謹申已經佔據了一些法案委員會，遲遲選不到主席，所以他老羞成怒就趕了我出去。第二件事就是內會風波中，我又是第一位被另一位議員提出私人刑事檢控的議員。當然，調查結果已經還了我清白，但我仍要再次衷心感激當天在法院陪我進入犯人欄而遭受"大包圍"的鄧家彪、黃國健議員及陸頌雄議員等同事，他們永遠都是並肩作戰，而"阿娟"其實還有在其他位置一直幫忙。最後，我感謝各位議會同事的同心合力，在這一年的延任中，盡了我們本分，做好我們的工作。

同樣道理，我一向強調，我們在強積金方面只要相信市民，給他們一個機會自己處理，一定會好得多。我們在爭取"回水"、爭取放寬方面，仍須努力。

我曾經擔任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的議員，未來會有新增的所謂選舉委員會的同事們，好處將會是大家可以摒棄一些地區性的利益衝突，或者個別功能界別的癖好或堅持。

希望將來這40位議員考慮事情的時候，能夠更有高度、更加宏觀、更全港性，不需要對個別地區或功能界別過分照顧。主席，我也要奧斯卡式特別多謝主席，還有議會的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所有同事。剛才所有同事說多謝的人，我也不想重複一次。不過，我們真的十分需要多謝他們這麼多年來照顧我們，令我們可以繼續順利工作。我在此祝願大家有一個順利的轉軌程序或參選下一屆的程序，又或者happy retirement和休息。

在立法會大家庭5年的生活，大家相見和相處的時間，相信要比與家人的還要多。光陰似箭，終於到了今屆立法會完結的一刻。

在此，我謹祝大家相會有期，並祝有意參選來屆議會的朋友，相會可期。